主席，這份財政預算案發表時，香港經濟正正處於艱難時刻。香港整體經濟去年收縮6.1%，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年度跌幅，也是香港首次連續兩年出現經濟負增長。勞工市場急劇惡化，最新失業率高達7.2%，失業人數超過26萬人，創17年新高。財政司司長預計2020-2021年度的赤字為2,576億元，並且預計未來5年仍會繼續錄得赤字。

在此情況下，司長在預算案中提出赤字預算，以及採取逆周期措施增加政府開支支持經濟，民建聯表示支持，並認為赤字預算以至逆周期措施符合社會需求和市民期望。首先，司長首次向18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派發每人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期望藉此帶動本地消費和推動電子支付。

同時，政府應確保電子消費券的平台系統日後可繼續使用，以便香港配合國家的數碼貨幣計劃和再次推出類似計劃。

我希望司長和各個政府部門能夠打破過去的行事方式。事實上，"打工仔"的處境的確非常艱難，面對失業率屢創新高，"保就業"計劃亦已結束，"打工仔"可謂沒有防線可守。當失業情況"沒有最差，只有更差"的時候，我希望政府不要再"嘆慢板"，職位能夠開設一個便是一個，盡快火速完成此事，給"打工仔"一份工作，協助他們渡過這個難關。預算案亦回應了我們的其他建議，包括寬減薪俸稅和利得稅；寬免住宅差餉；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發放額外金額，以及提供電費補貼。企業支援方面，預算案建議寬減差餉、水費、排污費及政府物業租金；寬免商業登記，以及調高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百分百擔保貸款的上限等。我知道"財爺"已經想盡辦法，支援金額雖較過去為少，但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相信依然有助個人和企業"吊鹽水"。值得一提的是，預算案建議發行不少於240億元銀色債券及150億元通脹掛鈎債券，並且計劃發行綠色零售債券，又把銀色債券的認購年齡由65歲降低至60歲。在目前超低息的環境下，推出此類措施實屬及時，發行債券對債券市場亦有積極作用，我們表示歡迎。主席，新加坡與香港一樣，在2月公布了新一年的預算案。當地除了同樣會發行綠色債券外，另一重點是會發行基建債券，為新加坡的長遠基建發展融資。我認為這項措施值得司長和香港政府參考，因為香港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政府負債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一直偏低，政府絕對有能力增加發債。考慮到政府未來仍有巨大財政壓力，經濟亦不明朗，加上基建開支將會上升，政府應進一步研究在目前的低息環境下發行基建債券，以此作為紓緩政府財政壓力的方案之一。主席，預算案固然有不少值得支持的措施，但同樣有明顯的不足之處。最令人失望的，自然是羅致光局長多次拒絕設立臨時失業援助金，而司長隨之只在預算案中推出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大家都知道，失業援助金與借錢是兩回事。事實上，不少國家在疫情期間均為失業人士提供短期失業援助。根據立法會秘書處提供的資料，新加坡、澳洲、新西蘭及愛爾蘭均設有類似的援助金，而各地的援助計劃皆會列明申請條件，盡量防止濫用。我曾多次與羅致光局長溝通，如果他擔心計劃會被濫用，我們願意一同商討，以尋求推出臨時失業援助金的平衡點。民建聯提出的建議非常謙卑，我們只是希望政府能為有迫切需要的失業人士推出短期失業援助金，每月6,000元，以6個月為限。主席，總體而言，民建聯對這份預算案的評價是"提振經濟，有所承擔；支援失業，仍有不足"。我們希望司長和政府能在目前較穩定的政治環境下急市民所急。市民迫切希望政府做到兩件事：第一，抗疫成功，讓市民生活回復正常，重啟經濟；第二，支援最受打擊的市民和行業。可惜，在這兩項工作上，政府的整體表現令市民失望，與市民的期望仍有差距。香港的疫情反覆，何時可以"清零"、何時可以通關、何時可以重過正常生活，市民均沒有答案。經過1年多的抗疫，市民已由"抗疫疲勞"變成現時的"抗疫沮喪"。我並非要否定政府團隊在抗疫工作上的努力，他們無疑非常努力，但成效卻仍有很大改善空間。談到經濟復蘇，國家早已以"清零"為目標，採取了果斷措施遏制疫情，成績有目共睹。就抗疫措施來說，香港的確不算非常突出。很多市民喜歡拿香港與澳門比較。澳門的疫情控制得頗為理想，至今確診個案只有49宗，並無死亡個案，本地個案亦只有兩宗，沒有任何醫護人員受到感染。

當地為此推出了一系列支援措施，除了"派錢"，消費券計劃亦比香港更早推出，去年5月和8月已經先後兩次派發合共8,000元的消費券，第三輪的消費券則會在稍後發放。疫苗接種方面，香港的接種率仍然偏低。

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夠不斷總結防疫抗疫經驗，盡快帶領市民走出疫情。最重要的是，政府應告訴市民接種疫苗如何與通關掛鈎。我們過去一直向中央政府爭取，希望政府亦會繼續向中央政府爭取，倘若疫情受控，容許接種疫苗後經檢驗證實有抗體的市民在前往大灣區時減少檢疫日數甚或無須檢疫，好讓市民盡快恢復正常生活。

主席，制訂財政預算案從來不是一件易事，"財爺"一來要量入為出，"睇餸食飯"，同時又要兼顧各行各業的經營環境，把有限的資源分配給不同的社會階層。"財爺"為香港創造了更多機遇，我認為他這數年的表現得到市民認同。在金融方面，"財爺"亦提出了許多新的發展機遇，令香港的金融市場迅速發展，唯獨今年提出增加股票交易印花稅，讓業界——包括我在內——感到非常失望，恐怕我不能同意。我認為司長這次對中小券商的經營環境了解不足，增加印花稅除了會趕走小投資者，更會打爛中小企的"飯碗"，削弱香港股票市場的競爭力，同時亦會大大降低企業來港上市的意欲。以下是我對印花稅的一些看法。印花稅一直是香港政府收入比較穩定的來源，由2015年至2020年的5年間，印花稅收入每年平均由236億元至369億元不等，平均每年收益為320億元。在1986年四會合併前，印花稅規定買賣雙方各付0.4%；隨着經濟持續發展，成交量逐漸增加，經過3次逐步下調至回歸前的0.15%。回歸後，大量國企來港上市，交投暢旺，印花稅再由買賣雙方各付0.15%下降至0.1%。我見證了半個世紀香港證券市場的發展，在四會合併前，香港只有規模細小的地方性交易所，但今時今日香港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我們可以看出，降低交易成本吸引外資，是香港經濟和證券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主席，"財爺"在宣布增加印花稅時提到，投資者不會只看交易成本，增加印花稅可能只會影響高頻交易，但對一般投資者的影響較輕微。作為業界經營者，我很清楚投資者非常重視交易成本，特別是市場上有一群"即日鮮"散戶。

增加印花稅必然會降低小投資者的買賣意欲，令不少券商百上加斤。對於這次增加印花稅的決定，"財爺"表示已充分考慮市場環境，認為我們有良好的金融基建和監管制度，加上資金流動性強，相信增加印花稅不會削弱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我想指出，香港面對美國的無理打壓和周邊市場激烈競爭，想要維持國際競爭力，除了維持簡單稅制度及低稅率外，還要降低交易成本，例如美國最近再進一步下調股票交易徵費，以維持其股票市場競爭力。現時香港股票買賣雙方各付0.1%印花稅，在周邊不少成熟股票市場中收費最高；如果再增加印花稅，將大大削弱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市民可能認為，香港股市暢旺，科技企業紛紛來港第二上市，證券業應該大有作為。事實上，香港股市以外資主導的結構並沒有改變，市場的成交量集中在二三百隻市值最大的股份，令中小型上市公司成交額偏低，市場流通量大大萎縮，市場呈現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兩極分化。增加印花稅對大型券商的影響未必太大，因為他們可以利用免印花稅的對沖產品，但中小型上市公司和中小券商的市場流通量和經營則會進一步惡化。然而，小投資者大多喜歡投資中細價股，增加印花稅會進一步降低他們買賣細價股的意欲。長遠來看，會大大降低中小企業在港集資的能力，最後更可能令小投資者被迫買賣不需要繳交印花稅的衍生產品，例如窩輪、牛熊證等，令他們的投資風險增加。這將不利於香港股票市場的長遠發展。我想強調，業界理解政府現時財政緊絀，但如果為了增加庫房收入而增加印花稅，這絕對是"殺雞取卵"的做法。我們反而要改變思維，降低印花稅以刺激成交，"把餅造大"，讓更多公司選擇香港作為上市首選地，吸引更多資金來港，這才是更有效增加政府收入的方法。因此，我已就《2021年收入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加入日落條款，為加稅日期設下一年的限制，希望在一年後經濟恢復正常，政府收入亦回復正常的時候，將印花稅回復原來水平。至於有關的修正案，我稍後會在法案委員會再作討論。此外，我亦會考慮提出加入單邊加稅，以及延遲落實增加印花稅日期等修正案。撇開增加印花稅一事，這份針對疫情的預算案兼顧到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特別是過去一年，政府對不同行業提供資助，協助他們在疫情下渡過難關。"財爺"在資源緊絀的情況下，仍然提出向每名18歲或以上市民派發5,000元消費券，既可紓緩市民的經濟壓力，亦可協助零售及餐飲業界，實在值得讚賞。

針對旅遊業和飲食業界，特別是因沒有訪港旅客而受到最嚴重影響的一群，政府應提供適切協助，以助他們解決燃眉之急。主席，我支持預算案提出的具體財政政策，但對於增加印花稅一事，我立場堅定，必定反對到底。由於增加印花稅已由法案委員會獨立處理，我會對預算案投棄權票。

主席，我代表民建聯就發展事務發言。一如以往，財政預算案包括財政司司長的演辭和建議在內，重點都不會放在發展相關的政策，所以每次預算案演辭中涉及土地供應的部分，都不會佔很大篇幅。不過，司長作為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主席，在架構上是政府內部涉及土地的最高決策人。此外，司長在2019-2020年度的預算案演辭中特別強調，會改組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又強調會"加強統籌土地供應工作，並優先處理多項策略性議題，包括以願景帶動和前瞻性的方法，評估土地需求及訂立土地儲備目標，和以基建先行、創造容量的思維，規劃策略性交通基建。"因此，司長與其在預算案中重複提述發展局的工作內容，不如回顧和闡述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的工作，例如訂立土地儲備的進展及如何"基建先行、創造容量"等，我相信意義會更大。看回預算案，當中提及2020年施政報告的一項建議，即在發展局中成立項目促進辦事處，以跟進500個單位或以上的私人發展住宅項目，加強協調各部門處理用地規劃、地契修訂和建築圖則等審批申請。這項建議在促進私人樓宇供應方面可以做到多少，成績仍有待時間引證。但是，辦事處的設立總算是好的嘗試，希望走對方向，可以改善審批發展過程中程序繁複、重複申請和公文旅行——即文件來來回回不知去向——的問題。據政府的回覆，辦事處正着手跟進50個項目，涉及的總單位數量可能達到4萬個。如果以這個數量推算，4萬個單位已是一手樓宇3年的總供應量。辦事處的工作表現，對未來一手樓的供應可謂舉足輕重。不過，大家也看到，辦事處的人手編制只有10人而已。雖然辦事處是由局內跨專業和富經驗的同事組成，但只有10人是否足以應付50個項目呢？辦事處同時要化身成為土地共享辦事處，負責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就土地共享申請項目提供一站式諮詢和協調服務。

如果因為人手不足而令到顧此失彼，影響其中一項計劃的推行，甚至是"兩頭唔到岸"，可能真的有機會弄巧反拙。

辦事處除了一身兼兩職促進私樓供應外，還有另一個角色，便是負責將涉及審批流程的政策或制度的問題，轉交給精簡發展管制督導小組進一步審視，以期從政策或制度的層面解決有礙審批發展的問題。因此，除非發展局成立這兩個辦事處只為應付外間的批評或是"限米煮限飯"——但我相信不會是這樣的——否則當局應全力支援兩個辦事處的工作，並因應工作量調動人手支援。大家也知道，最近我們對於政府要大幅增加人手很有保留，但觀乎這兩個辦事處的成立目的和性質這麼重要，我鼓勵政府不妨放膽審視人手是否足夠；如果不足夠，便增加至足夠為止。主席，我相信發展審批程序中最難處理及最花時間的程序，是城市規劃和補地價。城市規劃程序就是現行的《城市規劃條例》所規定的法定諮詢和審批程序。當局在2003年修訂相關的條例，以精簡審批流程，並承諾會進行下一階段的修訂，但最後卻不了了之。事實上，現時的城市規劃程序多年來一直備受批評，制訂法定圖則和審批規劃申請的程序十分冗長。較早前，我請立法會秘書處幫忙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城市規劃委員會經常延遲對制訂圖則和規劃申請的決定。例如2012年至2017年期間，在城規會就修訂圖則個案所作的決定中，有37%至58%是需要延遲作出決定的，當中不少個案制訂圖則的程序實際需時長達17個月；一些大型綜合發展區的申請，甚至需時超過20年。當然，我明白"生地"變"熟地"的過程繁複，城市規劃亦非單一的問題，但既然發展局有心精簡發展管制程序，便不應只局限在發展局內進行。最重要的是檢視和檢討《城市規劃條例》，研究如何可進一步縮短制訂圖則及審批規劃申請的時間。除了城市規劃外，我剛才提到補地價也是一項極花時間的工作，過去的數據顯示，2014年10月至2018年9月，發展商和地政總署就補地價達成共識的時間，最長可以達到8年，而平均也需時1年半。對於分歧較大的個案，動輒要討論4年才有望達成共識和協議。老實說，有時候由打樁至樓宇落成入伙也未必需要4年，所以花4年時間磋商價錢真的很花時間。當然，我亦明白補地價涉及龐大金額，雙方討價還價也十分正常。從政府的立場出發，如果補地價訂得過低，很容易被批評有利益輸送之嫌；如果訂價太高，又可能導致無法達成共識，以致拖延私人樓宇的供應。結果反而推高樓價，到了下次再討論補地價時，估值又會再升，形成惡性循環，變成不斷討論但卻無法達成協議。就補地價的問題，今次預算案提出了數項突破性建議，即演辭第136段所述，地政總署會以"標準金額"徵收補地價，以鼓勵工廈重建。雖然有關的"標準金額"不會取代業權人按現行機制討論補地價的權利，但有了"標準金額"，相信可以加快業界討價還價的流程，同時增加達成協議的機會。

新加坡在2000年起已為申請改變用途或發展密度的土地，實施差額地價的制度，而每個發展項目的補地價實際金額，會根據已有和擬建項目的每平方米發展費用、總樓面面積、租賃價值佔永久價值的比率等來計算和釐定，"明碼實價，明買明賣"。當然，外國的經驗在香港不一定行得通，但既然工廈重建補地價可用"標準金額"來釐定，那麼農地改劃為住宅用地是否也可以參考這種做法？海外的經驗是否也能作為"他山之石"？希望司長和局長可以考慮。總體而言，我們期望在司長的帶領下，土地的發展和供應程序能夠精簡，藉此解決房屋問題。

主席，香港先後受"黑暴"及疫情影響，不但經濟一落千丈，更需要動用超過3,000億元救災，令公共財政面對相當龐大的壓力。在今年如此惡劣的環境下，財政預算案仍然可以做到"有糖派"、扶貧、協助中小型企業，並承諾不減民生開支。此外，更提出5,000元消費券及疫後重振經濟的方案，為香港恢復繁榮作好準備。目前，本港只有9,027億元財政儲備，而赤字估計在2021年仍會有2,000多億元，在2021-2022年度則仍然會有1,000億元，並且往後4年也會有赤字，情況令人憂慮。事實上，現時世界上不少地方的疫情均出現反彈。如果世界經濟不能夠回到正軌，香港便會受到拖累。因此，政府絕不可掉以輕心，應該要積極籌劃振興經濟的方案。我亦不希望財政赤字會變成香港的新常態。香港要擺脫赤字，重新發展，故預算案便提出了有關疫後經濟恢復的建議，具體包括發展數碼經濟、發放消費券，以及支持旅遊及大型海內外宣傳推廣活動等，均屬針對香港目前情況的良方。我支持並希望可以盡快落實全部建議，尤其是消費券，因為對市民大眾而言，5,000元消費券始終最實際。我希望政府可以吸納多方意見，做得快一點，亦要做得更好，既能讓市民及早受惠，亦可達到刺激市道的目的。

對香港而言，這是百利而無一害的，保險業亦樂見其成，全力支持。主席，我明白沒有人喜歡加稅，但面對現時嚴重的財政赤字，又要繼續照顧民生所需，選擇增加一些對民生影響較小的項目的稅率實在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我希望政府可與業界溝通以作解釋，以及能夠協助業界發展和轉型。事實上，面對目前的經濟困難，社會各界都應該同渡時艱。然而，我同時希望在困難過後，政府能夠為各行各業設想如何在疫情後令他們回復生機。今次疫情亦令到市民更加注重衞生，更多市民願意過健康的生活。事實證明，健康的生活可以減低患病率。過去每逢流感高峰期，醫院例必被"迫爆"，今次疫情期間情況卻大為改善。此外，亦有相熟的醫生告訴我，過去一年求診的市民人數大幅減少。所以，我曾建議財政司司長吸收經驗，鼓勵市民繼續過健康生活。長遠而言，這亦可大幅減少醫療開支及提高市民老年的生活質素，一舉兩得。我很高興預算案提出了體育及康樂設施計劃、提升足球場設施計劃、優化郊野公園設施等措施，讓市民可以多運動、多行山。事實上，現時已有很多市民愛上行山，希望他們不要只有"三分鐘熱度"。我相信，大家已深切體會到健康的重要，所以政府應該持續大力提倡健康生活。主席，以下我想集中講述保險業的問題。

事實上，中港經濟息息相關，所以目前變相封關的狀態影響到各行各業。恢復通關對經濟至為重要，因此，業界很希望政府可以做好防疫工作，盡快將香港變為低風險地區及恢復與內地的經濟往來。此外，保險業界亦希望可以早日進軍大灣區，開拓內地廣闊的市場。行政長官在去年施政報告中宣布，大灣區香港保險售後服務中心的建議獲得內地政府的支持，業界一直等候公布詳情。可惜，由於疫情關係，磋商工作難免受到影響。不過，近日終於有好消息。我向財庫局局長提出書面質詢，他回覆指廣東、香港、澳門和深圳的保險業監管機構已於1月開會，深入討論服務中心及香港車輛"等效先認"的建議，希望今年內有進展。我希望此事不僅有進展，而是能夠在今年內落實，讓業界可以在疫情平息後正式推動大灣區業務。我希望有關部門可以快馬加鞭。除了服務中心，業界亦一直爭取在內地銷售保險產品。這個問題涉及更多複雜的法律監管及資金問題。財庫局回應我的質詢時亦有正面消息，表示隨着"跨境理財通"即將正式啟動，政府會參考相關經驗，與內地當局探討跨境銷售香港保險產品的建議。

為推動國際保險業務的發展，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推動海事及專項保險等。對此，保險界表示歡迎。這份預算案提出為期兩年的保險相連證券資助先導計劃，以吸引國際保險機構來香港發行保險相連證券，是非常好的事。這項計劃會資助保險機構的相關前期費用，例如法律顧問及核數師費用，上限為1,200萬元，條件是保險相連證券的發行額不少於2億5,000萬元，並須聘用香港的服務供應商。我相信，此計劃可以吸引到機構來香港投資，對保險業、金融業及相關專業都會有很大幫助。再者，能吸引到更多國際投資者前來，亦有助香港保持國際化，對整體都是好事。最後，我想談發展保險科技的問題。這次疫情嚴重打擊保險業，除了國內客戶不能來港投保，亦因為保險業的傳統是以面對面方式進行銷售，但疫情下大家避免有接觸，致令銷售難以進行。面對經營困難，業界都很努力將危機化為契機，努力發展遙距銷售平台。此外，我們得到保監局的全力協助，批准一些經過深思熟慮、並透過既能保護客戶而保險公司亦能做到生意的方法進行銷售的產品，包括醫保計劃及延期年金等，市場的反應非常好。這次經驗令業界醒覺到銷售模式必須與時並進，要引用更多新科技。由於這方面涉及很多法律及合規的問題，監管機構的配合非常重要，並非業界單方面可以做到。我希望政府、財庫局及保監局繼續努力推進此事，因為對香港整體而言是一件好事。

同時，財政儲備亦大減至相當於13個月的財政開支，令人關注現時的財政空間，能否讓司長既振興受疫情拖累的本港經濟，同時維持公共財政的穩健性。我首先要指出，本年度財政預算案破天荒提出幾項加稅建議，包括將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從0.1%調高至0.13%，同時將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各稅階的稅率提高15%，以及牌照費提高30%。以上加稅措施令業界譁然。雖然預算案並沒有開徵新稅項，而只是向傳統稅項下手，但無論如何，政府已開展了加稅先例，市場難免擔心，明年加稅措施會否陸續有來。至於近年備受關注的電商消費新趨勢，預算案提出一籃子措施，推動各行各業加速數碼轉型。商界對政府重視數碼經濟表示歡迎，但政府千萬、千萬不要輕易將提供數碼服務的商業行為納入傳統稅網。目前，政府應集中研究各行各業線上業務的利潤來源地判斷標準，並及早為本港數碼化經濟發展，適時提供清晰的稅收指引。因應現時經濟環境及財政赤字的狀況，司長已扭盡六壬，希望既做到開源又可以節流。然而，大家都知道，這是十分困難的。一方面，節流在政治層面上難度很高，"派糖式"救市措施的力度稍為減弱，司長便要面對來自社會各界的批評。另一方面，開源看似可行，但如果只以加稅作為開源方式，對工商業界的傷害，以至整個財稅制度的改變，都是巨大而不可逆轉的。眾所周知，香港奉行簡單低稅政策，這一直是我們引以為傲的核心競爭力，極受外國企業及投資者的推崇。政府一旦輕言加稅，明顯是在走回頭路，亦將會落後於世界各國努力減稅的大形勢，實在不利於本港的營商環境。主席，作為廠商會的業界代表，我留意到"再工業化"在本年度預算案演辭中出現了5次，其中演辭第111段指出，再工業化資助計劃自去年7月推出以來，共收到12宗申請，情況似乎不太理想。除智能生產和高端製造業外，政府亦不可忽視傳統產業對本港經濟的貢獻。工業界一直提醒政府，再工業化固然與創科有很大的交集，但兩者並非簡單等同。可惜的是，預算案未能進一步提出支援本地工業及珠三角港資企業的相關措施。其實，廠商會曾在2016年指出，鑒於"食品、飲品及煙草製造"是香港輕工業和製造業的龍頭，政府應仿效韓國建立食品產業園，進一步塑造"香港製造"的地域品牌形象，從而加強競爭力。事隔多年，政府的再工業化政策，對傳統工業仍然重視不足。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團隊最近統計了創新及科技基金的產業撥款分布，截至2019年10月，"電器、電子及光學製品"在製造業當中佔3.9%，但電器及電子相關產業卻獲得31.56%的最大份額撥款。反觀佔製造業逾三成份額的"食品、飲品及煙草製造"，所得撥款卻低至未有單項列出。不少廠家從事製造業數十年，擁有雄厚的產業基礎。隨着科技進步及市場轉變，傳統製造業亦需轉型升級，從而帶動科研、加工、產品設計及市場調查等上、中、下游的行業發展，並創造大量相關的就業機會。因此，政府有必要推動再工業化。政府如未能全面檢視傳統製造業發展的困局，就無法透過精準的產業政策協助業界提升產能，最終導致"香港製造"買少見少，不利於拓展內銷和出口市場。預算案演辭第100至101段提到，現屆政府已落實為研發開支提供額外稅務扣減，令本地研發投入有所增長。然而，2019年研發開支只佔本地生產總值0.92%，與政府訂立在2022年達到1.5%的目標相距甚遠。在大灣區內，香港的有關排名僅高於澳門，相比深圳的4.93%更是大幅落後。因此，政府應急起直追，加大注資，以刺激私人研發開支的增長。其實，經民聯亦曾提出建議，在10年內把研發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提升至2.5%，並希望政府訂立相應的關鍵績效指標，例如訂立按年度的資金來源和研發主體分項指標，分階段就措施成效作系統性評估。最後，我想談談電動車政策。司長在預算案提出在2035年或之前停止登記新的燃油私家車。環顧世界各地的做法、時間表和路線圖，大概可分為3類，包括淘汰燃油車、電動車應用率和電動車銷售比例。以祖國為例，國務院去年發表《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當中提出2025年新能源汽車新車銷售量要達到20%，2035年純電動汽車要成為新銷售車輛的主流。再看美國的例子，當地訂立的政策是把所有聯邦、州及地方車隊，包括超過22萬輛美國郵政署的車輛，轉型為零排放的車輛。坊間普遍認為制訂時間表局部淘汰燃油汽車，較為切合香港的情況。由於香港欠缺本地汽車生產商，難以在短時間提供大量電動車供應市場。制訂淘汰燃油車時間表，可以讓製造商、代理商及駕駛者有足夠時間配合政策轉變。電動車的願景其實相當好，但目前香港只有3,351個電動車充電位，電動車數量卻大約為18,000輛，即平均每6輛車爭用1個充電位。雖然按路線圖計劃在2025年前在本港設立155,000個充電車位，包括在政府停車場供應5,000個，以及在私人住宅和商業樓宇提供150,000個，但這比例不禁令人質疑，私人住宅或商業樓宇提供充電車位的目標如何達成。不過，總括而言，今年預算案取態比較保守，紓困力度有增加的空間，但其優點是勇於嘗試，總較甚麼也不做為好。

主席，相信這份是司長任內最難寫的財政預算案，我非常理解他的困難。今年，香港可說是外憂內患，遠憂近憂一齊來。對於司長這份預算案，我有讚賞的地方，也有感到遺憾的地方。我先談有何不足之處。由於百年一遇的世紀大疫症，經濟半停頓，社會上不同階層都受到影響。但是，非常奇怪，政府偏偏在最需要雪中送炭時，取消了好景時的紓困措施。我首先說中產，我們實政圓桌建議退稅100%，上限2萬元，這只是維持去年爆發疫情前的水平，但結果被減至1萬元。其實，以香港的情況來說，中產過得一點也不輕鬆。房屋開支佔總生活開支的比例不正常地高，相信我也不需要多說供樓及租樓的壓力有多大，他們卻收不到政府任何福利；再加上疫情，政府可否在稅務上提供少許支援？我相信司長一定知道，中產是社會上最中堅的力量，待疫情過後，還要依靠他們帶起經濟，所以我不贊成減少對他們的幫助。

這些措施以前全部都有做，但偏偏在今年取消或"減甜"，起碼觀感上顯得有點不近人情。再談談清貧學生，在新的學習模式下，他們面對的問題更大。上網要錢、硬件要錢；如果能夠上學，口罩、洗手液全部都要錢。很多我們不以為意的開支，對清貧學生來說都是很大的難題。

試想想，亦請他們多加留意，長遠來說，這個數碼鴻溝所引致的跨代貧窮。

我個人反而很支持"特別.愛增值"計劃，因為自食其力及增值升級都是很好的概念。我建議名額增至5萬個，無須與財政年度掛鈎。我建議政府隨時檢視失業的情況，希望可以盡快增加名額。說罷今年的短期措施，我想談一個長遠問題，相信司長也估到，就是我每年都會提出的稅制改革。數年前，庫房年年"水浸"，每年都要研究如何"派糖"才能令大家開心，被評為"幸福的煩惱"。但是，天有不測之風雲，兩個大浪湧至，大家都看到我們的系統是多麼的脆弱。當時很多人罵政府是守財奴，我並不同意。我很贊成積穀防飢，但遺憾的是，司長沒有從結構上解決問題。香港公共財政遇到挑戰，完全不是新事物。2017年的預算案是這樣說的："在1998年至2004年間，本港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及科網股泡沫爆破，經濟陷入困境，政府收入銳減，其跌幅遠較本地生產總值的跌幅大，出現5年財政赤字。面對嚴峻的經濟困境，當時政府財政儲備在這幾年間就消耗了四成，超過1,800億元，由相當於28個月的政府開支……"很不幸，今天歷史重演，但我們做了些甚麼防範呢？結構上，我看不到。當年我說這些，社會上、議會內，商界和政界均不太重視；到了今年，大家都不得不想這個問題了。在預算案前後，很多人也在討論稅制改革。我經常利用市民授權的資料庫進行民意調查，因為我有些市民的database。這次是問大家對稅制改革的看法，結果有1萬多個SMS回覆，有半數人同意開始研究引進新的稅種。司長，坦白說，我是有點意外的，因為一般來說，市民很難會同意增加新稅項。所以，經過今年的討論，我希望司長也知道早晚要回應這個問題。最後，我想談今年預算案的"主菜"，即消費券。我今年向政府提出了一項很大膽的建議，就是同時派發現金和消費券。我不知會否有人認為民粹，但我是有很充足的理據的。同樣是回想3年前庫房"水浸"，當時全世界要求"派錢"，但我卻反對。"派錢"與否應視乎社會的需要，而不是視乎是否"水浸"；如果"水浸"，處理方法應該是投資未來，成立基金以支付一些恆常性開支。當感到吃力時，就可以利用基金每年的回報，彌補真正有需要增加的恆常性開支或是退稅。當時所有人都當我是怪人，但我們的看法是，"派錢"與否應視乎社會的需要，而不是視乎庫房本身。

結果，政府設計了一個超級複雜的方案，按比例派發4,000元，行政成本高昂，而且很多人未能受惠，連提出建議的政黨也指責政府，這正是所謂的民粹。前年年底，一個巨浪湧至，社會被暴力示威弄至半停頓，之後第二個更大的浪湧過來，所以今年我建議同時"派錢"和派消費券。現金是用來幫助市民渡過難關的，因為很多人手停口停，一直在"捱"；消費券則是用來刺激經濟，因為這是治本的方法。司長，後者要達到目的，你也知道一定要一次過派發，而且有效期要短。

最初司長計劃分5次派發，每次1,000元，其實面額差不多是日常生活的補助，跟"派錢"差不多，無疑會對刺激經濟的作用大打折扣。我相信如果是每月1,000元，絕大部分人都不會額外消費。所以，我建議改為兩期，每期2,500元及相隔兩個月。這數額才有可能鼓勵市民作出相對大額的額外消費，從而產生振興香港經濟的作用。另外，對基層市民來說，每兩個月2,500元對日常生活的幫助也較大。因此，原則上我一定贊成派發消費券，因為我有份提議，但我很怕細節會令其失去作用。

主席，為應對疫情，政府去年一改吝嗇守財形象，大舉開倉，實屬難能可貴，財政赤字也因而高達2,576億元，創下歷史新高。財政預算案發表前，陳茂波司長在諮詢期間以廚師形象徵詢公眾意見。但是，700多萬名市民有千萬種不同的口味，相信預算案難以一一滿足各人的需求，而且坊間對繼續"派糖"期望甚殷，我相信在預算案公布後仍有部分市民感到相當失望。今年的預算案預計再度出現千億元以上的赤字，財政司司長亦接納了議員的建議，不再沿用多年來的"無差別派糖"方式，而是採用更多元化的紓困措施，同時致力保持香港的競爭力和鞏固優勢產業，這絕對值得肯定。所以，我支持這份預算案。以下我會先談預算案內有關金融業的一些舉措。主席，金融業是香港最具競爭力的行業之一，過去20年，其增加值的年均實質增長為6.8%，較香港GDP的增速快一倍。過去兩年，儘管反修例"黑暴"事件、中美貿易摩擦，美國實施金融制裁的威脅及新冠疫情令香港經濟陷入深度衰退，但金融市場仍正常運作，並且展現一定的抗衝擊性和韌性，再次證明香港長期發展金融業所積累的優勢。所以，關於如何進一步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預算案着墨甚多，就發展債券市場和證券市場，以及資產及財富管理等多個範疇均提出不同的措施。首先，關於推動債券市場的多元化發展，若按目前的發行規模計算，香港是亞洲第三大以當地貨幣計價的債券發行地。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中宣布，他會領導一個策略小組，為促進香港債券市場的多元化發展建立路線圖，並強化債券市場的功能，亦會就綠色債券、互聯互通及零售債券等方面推出措施。此外，為擴大綠色債券發行，預算案將政府的借款上限提升一倍，讓政府可在未來5年發行1,755億元等值的綠色債券，令我們有更大空間嘗試擴大發行的幣種、項目種類和發行渠道。政府在預算案中決定將先前推出的債券資助先導計劃和綠色債券資助計劃，整合為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從而降低合資格發行人的發行成本。事實上，政府在去年12月已成功發售30年期債券，是亞洲年期最長的政府類別美元計價債券，有助建立香港作為區內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樞紐的地位。自"債券通"北向交易於2017年開通以來，交易規模與日俱增，而"南向通"則一直沒有明確時間表。預算案明確提出爭取"南向通"在今年內開通，讓內地投資者可以有更國際化、多元化的債券投資選擇，同時相應擴大香港市場的資金池，增加匯率及利率風險對沖的需求，這樣定必可將香港進一步打造為國際風險管理中心。政府又提出發行240億元的銀色債券和150億元的通脹掛鈎債券，並將合資格認購銀色債券的年齡降至60歲。相信這些措施在促進零售債券市場發展之餘，亦可為香港市民增添一種可提供穩定收益的投資產品。其次，關於鞏固證券市場的領先優勢方面，香港多年來一直是全球領先的股票集資市場。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於2018年修訂《上市規則》，容許未能滿足主板財務要求的生物科技公司及擁有不同投票權架構的公司上市。目前已有43間公司透過這機制在香港上市，當中包括10間"中概股"回歸作第二上市。這些公司的總市值已超過11萬億港元，現時佔香港股市總市值的25%。預算案提出港交所會檢視整體第二上市制度，包括非同股不同權架構的大中華公司是否需要屬創新科技公司，才能透過新設立的渠道在香港作第二上市。我相信這項措施可以進一步吸引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或作第二上市，有助繼續維持香港作為集資中心的地位。預算案打算推動"港股通"擴容，包括提出加強與內地股票市場互聯互通，逐步納入ETF等不同資產種類，以及擴大這些投資的範圍，我相信這些措施亦可繼續滿足香港各類投資者的需求。在把握資產及財富管理新機遇方面，香港現時是亞洲最大的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國際私人財富管理中心，全球排名僅次於瑞士。2019年，在面對反修例"黑暴"風波及中美貿易摩擦的雙重挑戰下，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規模仍增加20%至287,000億港元。去年疫情肆虐，香港的資產管理公司數目仍增加3.9%至1,878間。現時全球主要央行均下調政策利率，並實施新的量化寬鬆政策，令全球資金量大幅上升。香港應利用其作為亞洲最大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以及與內地互聯互通的優勢，吸引更多資金匯聚香港。這份預算案推出了多項支持措施，包括允許外地投資基金遷冊來港，資助未來3年於香港設立或遷冊來港的開放式基金公司的本地專業服務費，檢視來港營辦的家族辦公室的相關稅務安排，以及鼓勵更多房地產信託基金在港上市。這3項針對性措施均旨在擴大香港在資產及財富管理方面的資金池，以及增加可投資標的，此發展方向相當合理。主席，我剛才談及預算案如何協助金融業發展，但其實香港不少其他行業自2019年起受到重創，當中包括零售業及餐飲業等。政府這份預算案接納了議員的意見，向市民分期派發5,000元電子消費券，所涉金額達360億元。此外，政府公布已選定4間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目標在暑假期間開始接受登記及發放。不過，我個人希望，為達到惠民及刺激本地消費的目的，當局應該增加消費券的使用彈性，力求靈活。

新冠病毒疫情已肆虐超過一年，今年展開的疫苗注射計劃本來為實現"清零"帶來希望，但病毒變異、疫苗功效存疑及注射比率不理想等因素，均對疫苗注射計劃的成效帶來不確定性，預計今年的失業及結業情況或會進一步惡化。因此，政府適宜提前作出預案，及時出手救濟。過去一年，觀乎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國民生產總值，除內地錄得正增長外，其餘均錄得負增長。面對史上罕見的危機，各國政府均採納新思維應對新挑戰，以足夠的財政火力刺激經濟。雖然香港出現大額赤字，但現時仍坐擁9,000多億元的財政儲備。政府應考慮採納更多新的財政哲學，推動經濟結構和稅制改革，大膽運用各種財政手段振興經濟、投資未來，讓香港早日走出困境，並保持其全球競爭力。

主席，當前是香港以至全球許多經濟體一個艱難的關鍵時期。雖然新冠病毒疫苗帶來了希望，經濟復蘇在望，但疫情的陰影仍未消除，最近全球的確診個案更加重拾升軌。疫境中百業受創、失業率易升難跌、民生困苦，公共財政在收入大減之餘仍要應對持續的抗疫戰。本港今年財政預算案的首要任務，無疑要致力戰勝疫境，幫助社會各界跨越經濟寒冬、走向復蘇，這是我早已對司長表達過對預算案的總體期望。就這方面，預算案確實已"交功課"，繼去年度推出一系列"撐經濟、紓民困"逆周期措施而錄得破紀錄的2,500多億元赤字後，政府仍然繼續採取擴張性預算，提出1,000多億元赤字的預算案，全力抗疫亦體貼社會的痛點，採取了不少新思維對抗經濟逆境，這是值得肯定的。不過，除了不明朗的疫情，前路仍然有中美大國博弈和地緣政治等挑戰，特區政府要切實帶領香港走出困境，令經濟復蘇之路走得更穩，還須切實發揮有力領導，適切支援各界積極參與國家"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香港的中小型企業和青年謀求更多元化的出路。主席，基於時間所限，以下我只會扼要談談幾個關注點。首先，就抗疫而言，環顧全球，香港的資源亦算豐富，有充足的疫苗，也有電子科技及先進的醫療輔助，奈何基於種種原因，遲遲未能"清零"，疫苗接種率仍不足一成，距離七成群體免疫甚遠。近日更發現有變種病毒進入香港社區，觸發社會憂慮新一輪疫情會否影響與內地商議放寬出入境限制，以及與海外商議旅遊氣泡的計劃。我促請特區政府必須以作戰的高度和心態，發揮具前瞻性、高效的管治能力，帶領社會打贏這場抗疫持久戰。在紓解民困方面，當局已推出超過3,000億元的紓困措施，本年度再有1,200多億元的一次性紓困措施。單就紓解就業市場困境方面，政府已經從多角度支援，有資助數以百萬計僱員的支薪，有放寬失業綜援的申請資格，也新增數以萬計臨時職位和培訓名額，還首次由政府擔保向失業人士提供優惠貸款。如果說政府漠視民間困苦和失業問題，是說不過去的。

代理主席，政府亦推出了不少支援中小企的措施，包括繼續優化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提高貸款額，又擴大BUD專項基金的資助上限和適用範圍等。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必須更積極主動對接國家的發展大局，帶領香港各界，特別是青年人和中小企好好把握大灣區和雙循環的黃金機遇。去年施政報告所公布的多項破格新思維措施，有些已開始落實，例如首批合資格的生物科技股已經納入港股通、優化落馬洲/皇崗口岸的計劃亦陸續推進。但是，亦有項目仍在商討具體細節中，例如租用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的計劃等，工商界均密切關注。

雖然僧多粥少，但也算是好開始，希望特區政府加強支援港青到大灣區發展，趁此勢頭形成風氣。在本土經濟方面，政府派發5,000元消費券的新猷，無疑是一個亮點，當局應該抓緊時機優化推行細節，做到簡便及具吸引力，以達致提振經濟0.7%的目標效應，以及把電子支付普及至中小商販及年長市民和幫助防疫，締造多贏。應對氣候變化是當前全球的重大挑戰和機遇，特區政府響應國家呼籲支持"綠色復蘇"，理應減碳與經濟效益並重，致力推動綠色金融、綠色科技等成為新經濟增長點。代理主席，最後我想談談有關公共財政穩健和可持續性的問題。

代理主席，香港這兩年經歷了修例風波及新冠疫情的雙重打擊，政府收入大幅減少；再加上要撥款支援受疫情打擊的行業及其從業員，今年財政預算赤字將超過2,500億元，"派糖""大縮水"是意料中事。過去一年，政府因應疫情連續推出多輪紓困措施，投入了不少資源，某程度上可以達到"撐企業、保就業"的效果。然而，對於特困行業，例如旅行社、酒店、跨境交通、航空、郵輪、旅遊巴士及景點等，卻只能解燃眉之急。目前，這些行業可說是繼續在"吊鹽水"，苟延殘喘。我多謝財政司司長對旅遊業的關注，在演辭開篇便指出疫情令旅遊業處於冰封狀態。

我明白現時不可能要求政府調整預算案，但希望未來一年政府能夠緊貼疫情變化，適時支援大受打擊的旅遊業，以免在旅遊業復蘇後，沒有足夠的配套和從業員及時提供優質服務。代理主席，今次預算案向旅發局額外撥款7億6,000萬元。旅發局去年同樣獲得額外撥款，但由於疫情關係，海外推廣工作及大型盛事陸續取消，所以把未使用的7億元歸還政府。旅發局過往在對外宣傳香港方面的工作確實做到不錯的成績，在舉辦大型盛事和活動上亦有豐富經驗，口碑不錯。然而，面對全球旅遊業復蘇無期，我估計旅發局面對的問題可能會與去年一樣，得到的撥款無用武之地。即使香港可以與內地通關，開始時旅遊業務也有限度，可能只能以短途的大灣區客源為主，海外市場更加難以預測。大家都沒有辦法估計何時及哪個地方可以起動旅遊氣泡，海外旅客復蘇估計會更為緩慢。因此，我估計舉辦大型盛事將有一定難度。過往，旅發局超過70%的資源都是投入到海外客源市場和舉辦大型盛事。在新情況下，旅發局必須調整過往的推廣觀念，並根據疫情變化，把重點由過往的投放宣傳推廣開支到海外，改為有策略地制訂短、中、長線的措施。在短線方面，當局應該透過本地旅遊，協助提振本地消費。

澳門在補助方面的思路是利用以工代賑的方式，幫助長期開工不足的行業。當然，香港旅發局亦先後推出了"賞你遊香港"及"賞你住"活動，但總開支僅為3,000萬元，不論在規模或效果上也的確比澳門不足。因此，我希望政府及旅發局能大膽改變觀念，把原本預留給海外推廣的部分預算用於資助本地旅遊活動，以帶動本地消費。在中線方面，政府應盡力尋求內地支持，務求盡快與內地和澳門通關，因為只有通關，香港各行各業才會有希望，旅遊業才會看到曙光。因此，旅發局在今年的預算中，除了要考慮與內地通關後如何加大力度做好推廣工作，亦可考慮以發放消費券或折扣券的形式吸引內地客來港消費。在長線方面，政府要繼續積極與海外的疫情受控國家或城市探討啟動旅遊氣泡，只要條件成熟的便應盡力爭取。由於疫情難料，旅發局在海外宣傳推廣時亦要因地制宜，避免浪費。去年的除夕倒數便因為太早準備，結果白白浪費了400多萬元訂金。對此，政府和旅發局應引以為鑒。代理主席，這份預算案預留了66億元，準備創造3萬個臨時職位，總體思路是以工代賑，值得鼓勵。近期，政府以外判形式，讓旅遊業界負責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接待和管理工作，為期5個月，提供了1,700個職位。這次計劃由旅遊業界的商會統籌，並由非牟利的公司負責招聘組織工作，得到旅遊從業員熱烈反應，短短幾天便已接獲超過1萬份職位申請。由此可見，現時仍有大量旅遊從業員失業，極需要工作維持生計。我希望政府總結這次疫苗中心臨時職位的經驗，並在未來推廣至其他短期職位項目。舉例而言，政府正準備發放電子消費券的操作細則，當中不少範疇需要設立大量短期的後勤工作崗位，例如呼叫中心、網上查詢等。按照以往習慣，政府會以招標形式吸引企業參加，但由於經驗及實力，大型公司往往都能夠早着先機。對於未來這些短期項目，政府可以考慮邀請有條件的非牟利團體參與，並優先考慮聘請特困行業的失業人士，以創造更多臨時職位直接幫助有需要的人士。代理主席，這份預算案回應了我的部分建議，包括優化海濱、改善郊野公園設施、西九文化區如期完工等。完善上述措施能豐富香港旅遊元素，以及提升遊人的體驗。此外，預算案亦撥款1億6,900萬元予旅遊事務署，以作繼續開展及深化本地的文化、古蹟和創意旅遊項目。我希望旅遊事務署除了推動以上旅遊相關建設外，還應幫助業界更好地善用上述資源，開發相關旅遊線路產品，以助疫情後的本地旅遊復蘇。

但是，由於計劃延長一年，估計原來的預算開支不足以滿足業界的需要。我希望政府適時撥款或適當增加撥款，以幫助業界渡過難關。代理主席，司長預測今年的經濟實質增長為3.5%至5%。雖然整體經濟有所增長，但受創的旅遊業及相關行業預期將需要一段長時間才能復蘇。我希望政府能持續關注特困行業的情況，並於必要時推出更多更具針對性的紓困措施，讓香港經濟重拾正軌。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預算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這份財政預算案。我們都知道，香港經歷了2019年的"黑暴"，去年又有疫情，飽受多重打擊；再加上中美博弈，香港夾在中間，可說是內憂外患。

市民對政府施政的期望比以前更高，原因是立法會再沒有人妨礙政府，政府的表現應該很好。

就此，我想跟政府分析一下我們當前面對的問題。在這段時間，我們經常聽到市民對政府的批評，認為政府施政很"離地"，沒有考慮清楚，並非急市民所急。

這些其實都是老問題，是香港多年來的問題，但我們仍未看到政府打算如何解決醫生不足的問題。因此，早前我大膽建議政府收回權力，不再讓香港醫務委員會決定來港執業的海外專科醫生人數，並建議政府進一步加大投資於醫療人才培訓。

安老和照顧殘疾人士方面，我認為這份預算案的措施仍然不足。

以前的香港，不論是政府或民間都予人極具效率的感覺，不但辦事快，而且靈活多變。但是，過去10多年，人們總覺得周邊國家或地方辦事比香港快，香港做甚麼都很慢，政府決策很慢，做事很慢。

同時，政府各部門的協作似乎有所不足。凡有跨部門政策，相關部門都有互相"推莊"的感覺，以致很多市民覺得政府效率極低。以處理房屋問題為例，這是香港面對的嚴峻問題，而建屋需要土地，但香港的土地開發真的非常沒有效率。

很多市民因而感到無望，覺得自己拼命儲蓄和賺錢都無法"上車"，這個問題會令民怨再起。談到前瞻性，很多市民認為香港現時的防疫抗疫工作做得不夠好。雖然我知道局長做得很辛苦，我亦很感謝一眾前線醫護人員努力地防疫抗疫，但香港已經防疫抗疫長達1年多，現在的情況已不是"抗疫疲勞"那麼簡單。很多市民現已處於非常絕望的階段，只能期望有更多人接種疫苗，以便盡快通關。在早前未有疫苗時，我們敦促政府盡快購買疫苗；有疫苗後，我們希望盡快會有更多人接種，但亦預計會有人抹黑。時至今日，香港接種疫苗的人數偏低，通關亦遙遙無期，我很希望政府可以學習中國、我們祖國的效率和速度，果斷地執行防疫抗疫工作。

我們期望這些措施真能幫助市民，但若沒有短期失業援助金，很多市民都捱不過這個難關。政府不應讓市民認為它"善財難捨，冤枉甘心"。

我希望政府未來的施政能夠真正做到以民為本、果斷執行和急市民所急。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財政預算案發表至今已接近兩個月，今年辯論的氣氛似乎不一樣，因為議事堂上沒有反對派惡意"拉布"，立法會《議事規則》亦已修改，大家的發言時間縮短了，發言也比較精簡，簡單來說是廢話減少，效率提高。代理主席，所謂"巧婦難為無米炊"，其實草擬這份預算案真的不容易。財政司司長要在紓解民困及應對本港歷來最嚴重的財政赤字之間盡量作出平衡，一點也不容易，幸好"財爺"交出的答卷還算不錯。我代表的香港總商會認為，預算案回應了香港三大迫切議題，即支援疫情下首當其衝的市民及企業，鞏固本港作為領先金融、商業及旅遊中心的地位，以及推動香港在創新方面打下重要基礎。預算案採納了經民聯提出的40多項建議，包括向市民發放5,000元電子消費券、增發綠色債券、資助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在香港上市，以及繼續推動本地旅遊等。在支援企業方面，我們樂見財政司司長接納我們的建議，為企業推出進一步財政紓困措施，包括寬減利得稅及寬免商業登記費、差餉及水電費等，我們亦歡迎預算案從善如流，繼續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申請時限及提高貸款上限，協助中小企渡過難關。與此同時，財政司司長向BUD專項基金注資，並且將每家企業的資助上限提高至600萬元，亦有助企業開拓新市場。不過，預算案只向BUD專項基金注資15億元，我們認為不足以支援企業應對疫情，所以我們建議政府透過出口信用保險等方式，再優化有關計劃及為企業提供更多支援。此外，就預算案提及的"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金管局在上月宣布再延長有關計劃6個月至今年10月。我歡迎當局回應我們的要求，但疫情的影響非常深遠，而且企業對資金的需求亦非一時三刻，即使下半年香港經濟幸運地開始復蘇，也不會立即有錢還債，所以我們希望有關計劃可以延長1年至明年4月。代理主席，疫情令政府收入減少，開支增加，但我相信政府發行不同類型的債券，是保留財政實力的可行方法。我歡迎政府接納了我們就債券提出的多項建議，包括發行更多綠色債券、銀色債券及通脹掛鈎債券等。不論發行政府債券、擴大"債券通"的範圍，還是增發零售債券，均有助進一步鞏固香港的資本市場，並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債券為投資者提供多一個收息選擇，我建議盡快降低債券的入場門檻及考慮將債券證券化，令廣大投資者可以透過港交所的交易平台買賣不同類型的債券。我們亦建議為中小證券商預留一定額度的綠色債券產品，以助開拓債市生意，讓券商把握債券市場發展的機遇。另一方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支持香港打造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應該善用相關優勢，推動香港綠色及可持續金融發展。我建議政府加強向大灣區企業宣傳及推出配套措施，吸引更多大灣區以至內地不同地區的企業來香港發行綠色債券，亦推動香港成為大灣區的綠色金融樞紐。政府也應繼續推動更多大灣區機構，善用香港的資本市場作為綠色投資及認證，以及支持大灣區綠色企業及項目。在推動創新科技方面，我們亦樂見預算案提出分兩年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95億元，全力推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發展，以及繼續推動香港科學園擴建及興建數碼港第五期等。我們相信，這些措施能夠為香港經濟帶來長遠裨益，為未來發展鋪路。有部分中產人士向我反映，他們對於政府縮減個人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寬免額感到失望。我希望"財爺"可以更多關顧中產人士的需要。代理主席，雖然最近疫情有所緩和，但過去一年多受到社會運動及疫情影響，加上疫情尚未過去，經濟下行壓力仍然存在。以旅遊業為例，旅遊業為香港支柱產業之一，過去一年受疫情打擊而陷入停工停市。雖然政府投放資源推廣本地景點，但旅遊業情況特殊，有別於飲食、零售等行業，在疫情下仍有小量生意，旅遊業簡直沒有生意。政府是否知道何謂沒有生意？老闆每月白交租金及自掏腰包向員工發薪留住員工，而員工不是每天工作時間減少數小時，而是簡直"無工開"。所以，我認為政府應為受疫情重創的行業，包括旅遊業提供新一輪"保就業"支援，加快疫後經濟復蘇。此外，在支援失業人士方面，經民聯多次爭取成立失業援助金，向失業人士每月發放不少於8,000元的現金支援。可惜，政府始終不肯接受。"財爺"運用權限撥出150億元，為失業人士設立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我認為這點值得肯定，因為從政者就是要用他的政治智慧，擺脫制度上的條條框框，盡力幫助香港解決問題。代理主席，經民聯一直爭取早日恢復通關，令跨境人流及經濟活動回復正常。如果無法通關，所有的鴻圖大計都是空談。我們要求特區政府向中央政府爭取，容許已接種新冠疫苗的市民免檢疫通關。香港總商會也呼籲商界鼓勵員工積極接種，保護自己、保護家人，幫助香港早日消除疫情，重振經濟，改善民生。最後，儘管香港在過去一年面對種種挑戰，我很高興看到財政司司長回應企業及市民燃眉之急，亦為香港未來作出長遠規劃。隨着全球經濟有望在今年稍後復蘇，加上現時很多地方都開始接種疫苗，我期望這些措施能夠成為香港經濟復蘇的重要動力。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唐英年是最幸運的一位，他任內可以取消紅酒稅和遺產稅，當時的大環境無論是資金來源或儲備上都沒有困難。曾俊華擔任財政司司長的時候經歷了金融海嘯，他被喻為"估錯數的財爺"。但是，他做了一件事，將錢放入未來基金，而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如何看未來。陳茂波司長上任的時候，我希望他能夠做"順風耳"和"千里眼"，我們看一看今天這份預算案如何做到這兩方面。

風雨欲來，大家要關窗擋雨，所有經濟金融措施都是為這場經濟風暴作準備的。殊不知情況比想象中更差，一方面是內耗，即2019年的"黑暴"事件；另一方面就是天災，2020年的疫情一直持續至今。不過，"年關難過，年年過"，在2008年經歷金融海嘯後，香港的經濟復蘇能力不低。當時我在發言中向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但是，今天的"猿聲"是國際、經濟、政治大環境的挑戰。因此，我選了另一首南宋詩人陸游的詩句，"風卷江湖雨暗村，四山聲作海濤翻"。

陳茂波司長上任的時候很幸運，盈餘最高的時候達1,489億元。大家都關注他會否"派錢"，終於他做了"順風耳"，向每名市民派發1萬元cash，所以市民對他的支持度大增。

我們必須看回《基本法》，當中訂明特別行政區要力求收支平衡，不可以隨便動用儲備"派錢"，這是憲制要求。《基本法》第一百零八條說明，香港要實行低稅政策。我理解一個人在財政緊絀的時候，要拿出1元也很困難，因為只看到赤字。

但是，我認為這是下下之策，並非增加收入來源的上策。當年投資未來基金的時候，我們是居安思危，今天我們是居危思發展。我們一定要讓香港人看到未來的曙光，令他們有信心。在2015年，當時以土地基金2,200億元結餘作為首筆基金投資到未來基金；在5年後，今天的收益積累便有1,000億元。"財爺"每年也說要回撥250億元以減輕赤字的壓力，我認為這便是投資未來，越困難便越要讓人看到希望，而並非只着重於眼前增加收入，例如增加稅務收入。我認為保持收支平衡其實更加困難，因為當中牽涉政治問題。很多同事說有助民生經濟的，我們一定要繼續派，但派完之後又怎樣呢？之後只有兩個選擇：第一，就是像外國般印銀紙，第二便是發債。我們不可以繼續出現赤字，那該怎麼辦？我認為，我們應該要開山劈石。然而，香港有多大呢？我們當然要借力打力，吸納資源。不少人提出應該吸納外國基金，包括香港很多管理機制都可以吸入大量基金。除了吸納資金外，我認為人才也很重要。香港在人才方面，的確仍然有故步自封的情況。

他們說香港政府以至整個體制完全當他們透明。深圳很聰明，立即聘請他們回去工作，推出新能源企業，並提供很多就業機會給青年人。所以，我們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要鼓勵想到大灣區開拓事業或創業的人，我認為是可以的，但同時亦不可以放棄香港自己的角色。此外，深圳與香港是親兄弟，我們日後的發展不可以再出現像沙嶺殯葬場的情況，即10年前便在別人的金融經濟中心旁興建殯葬場。

我認為香港一定要望神州、望世代、望國際。只要我們能夠金融科技化、科技金融化，當將來能夠結合時，香港便一定會有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留在香港投資、創業和發展。

代理主席，我在財政預算案的開場發言中，必須先由衷感謝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我感謝司長，並非因為司長制訂的這份預算案能完全回應社會所需。事實上，這份預算案仍存在種種缺陷，未能紓貧解困。我感謝司長，是因為司長突破了官僚體制，特別是勞工及福利局保守因循、抱殘守缺的關卡。司長願意承擔責任，經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為失業人士推出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這項貸款計劃，可說是我和港九勞工社團聯會10多年來致力提倡的失業貸款基金的變奏。勞聯的立法會議員曾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失業率飆升期間，要求政府成立失業貸款基金。自此近20年來，勞聯每年也向司長表達預算案的意見，希望司長能夠考慮成立失業貸款基金，但建議每年均石沉大海。直至今年預算案，司長終於推出與勞聯方向一致的政策。事實上，失業貸款並非援助失業僱員的最理想措施。勞聯與其他關注勞工權益的團體一樣，數十年來一直要求政府設立失業援助金，幫助因失業而頓失依靠的僱員。這項建議就如設立集體談判權和中央僱員保險等其他勞工訴求一樣，政府搬出種種似是而非的理由，對勞工界的意見置若罔聞。我們只好另闢途徑，建議一個以貸款代替援助的折衷方案。代理主席，經濟全球化與科技發展已深深改變傳統的勞動市場，職業已變得越來越不穩定，政府不應迴避設立某種形式的失業支援措施。現時司長的建議，是以公帑150億元作信貸擔保，提供上限8萬元、為期半年的短暫失業貸款計劃。儘管半年的失業貸款計劃看似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步，但我希望這是影響香港突破失業援助以至改革社會福利的一大步。我們要求把失業貸款計劃恆常化，以應對日益不穩定的勞動市場。如政府未能長遠承擔信貸擔保，退一步來說，勞聯建議以僱員的強積金作為信貸擔保，以落實一項可持續運作的失業貸款政策。代理主席，根據政府統計處最近公布的失業數據，失業率是7.2%，失業人數達261,000人，同期就業不足率是4%，就業不足人數亦達154,000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認為失業率見頂的可能性高，但失業率見頂又如何？即使失業率回落，勞工及福利局是否便認為可以對失業僱員袖手旁觀？況且，不少僱員對前景並不如局長般樂觀。工友面對開工不足、被迫放取無薪假，生活壓力已越來越大，對政府增添不少怨氣。代理主席，在增加職位方面，政府透過防疫抗疫基金在公私營機構設立共31,000個有時限職位，我對此表示歡迎。然而，政府必須加快推行，讓失業人士能盡快投入勞動市場，以解決短期失業或就業不足的情況。此外，政府計劃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開設2,000個短期職位，招聘旅遊業從業員。我期望政府能與持份者做好協調安排，希望這些短期職位能讓部分旅遊業界員工渡過寒冬。此外，司長在預算案中提到，政府會邀請僱員再培訓局於7月推出第四期計劃，並擴闊計劃的課程選擇，提供更多網上課程，讓學員在疫情期間遙距學習。除擴闊課程選擇外，我期望政府與企業合作，可以在課程完結後提供後續的工作安排，使學員除可增加技能外，亦能成功轉型或有短期的實習機會，有助他們在將來經濟復蘇後的就業發展。在社會福利方面，與2020-2021年度修訂預算比較，來年社會福利經常開支預算的增幅為16.2%，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首次位列各政策組別的首位，佔整體政府經常開支的20.4%。開支增長與資源善用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如兩期的"保就業"計劃共耗用公帑900億元，卻只保了企業而保不了僱員就業。局長經常強調增加資源，但我們更關注資源是否用得其所。代理主席，新冠肺炎歷時超過1年，經歷多輪疫情爆發，能撐至今時今日，有賴香港一群默默守在醫療前線的醫護和支援人員，我們對他們表達衷心謝意。我再次促請司長撥出資源，鼓勵香港醫護和支援人員的士氣，同時希望醫院管理局能善用資源，挽留醫護人手，為市民服務。最後，公務員中醫診所先導計劃已推出1年，結果異常爆滿。我促請當局盡快完成檢討並進入下一階段，務求增加服務量，回應公務員多年來的渴求。

代理主席，就這份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多番強調是以逆周期的方法策劃，好像牙痛般說本年度會有大約2,576億元的赤字。然而，市民大眾看到這個數字只有一個反應，就是過去多年，政府在盈餘預算下"派糖"，其實大家都不知道派到哪裏去了；唯獨在今年這份赤字預算案，大家才看到有少許福利——我強調是少許——"硬橋硬馬"地落到香港市民手上。第一，食物銀行恆常化。

第二，放寬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的工時要求。

我不知道在座年資較深的議員是否記得，1998年時任財政司司長曾蔭權評價當時的金融風暴時，曾指斥當時有很多九流分析員，而他的分析是香港經濟兩年後便會復蘇。

前兩天，花旗銀行公布了香港千萬富翁的調查數據，指在2020年年底坐擁1,000萬元以上淨資產的香港人有50多萬。在750萬人中，有50萬人擁有千萬元身家！

香港其實很富裕，財富在哪裏？

這個是甚麼數字，代理主席？堅尼系數無法解釋，在香港這個富裕的地方，為何貧富差距如此嚴重，卻依然相對太平？

因為此事根本超出預算案可以處理的範疇。如果問我兩屆特首在任內的表現如何，我認為差不多，可以做好一點。可惜的是，我們的特首現在認為香港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另一個數字是失業率。

特首卻說香港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不是吧？

我對這項措施只有一個評價：立意不良的政策不會得到良好反應。如果政府是想借此措施托市、借市民的手托市，必然會帶來極沉重的交易成本。

我正在節衣縮食。

立意不良的政策是不會得到好評價的......

比較過往多份預算案，這份預算案特別難以草擬。

過往在私樓預測方面，他一般以未來5年作為一個周期。

代理主席，2017-2018年度預算案的演辭內容如下："根據政府已知'熟地'上已展開或將會展開的私人住宅項目，初步估計，未來5年私人住宅單位的每年平均落成量約20,300個，比過去5年的每年平均落成量增加約七成。

究竟這5年來，是否每年都可以落成20,300個單位？

當中除2021年為預測數字外，其他4年均為實數。

代理主席，我想說明一點。雖然發展局不是主管房屋，亦不是決定私樓供應目標的政策局，但發展局是私樓供應的實際主責部門。所有私樓，包括透過舊樓重建、改劃私人土地及購買政府土地興建的項目，均由發展局主管。訂立開始施工日期、樓宇高度、地積比率、審批圖則，以至出售樓花、發出入伙紙、滿意紙等，均由發展局轄下的規劃署、地政總署和屋宇署3個部門負責。運輸及房屋局掌管房屋政策，就私樓供應鏈的角色而言，只是規管售樓書，而發展局則掌管整個私樓供應，其實是一環扣一環。

結果是落後，大落後。大家試想一想，財政司司長是發展局的上司，市民怎會不指責他"估錯數"？我記得，"財爺"在2017年上任司長一職前，即擔任發展局局長時，曾表明政府會重掌土地供應的主導權，而司長亦正領導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然而，自發展局局長在2013年取消"勾地表"以來，政府其實一直無法完全主導土地供應，而情況有每況愈下的趨勢。代理主席，在2013-2014年度至2016-2017年度，即"財爺"擔任發展局局長的時期，政府控制的土地供應，即政府賣地、市區重建局招標及鐵路物業發展項目等，平均都佔總土地供應量的八成半左右。然而，他在升任財政司司長後的4年間，政府控制的土地供應，已縮減至只佔整體供應的六成半。更令人擔心的是，政府可供推售的用地面積越來越小。在2017-2018年度的28幅土地中，有18幅可供興建500個單位以上，而6幅是"蚊型地"，只可興建不足100個單位。我相信這個比例難以應付私人市場或私樓供應。在這數年間，樓價急升，並一直處於高位。即使經歷2019年的"黑暴"及疫情，樓價依然企穩。

說白一些，市場也看到政府現時露了底，"無貨賣"。

如果發展局局長或"財爺"的同事聽到我的發言，我希望他們可以回應以下兩點。第一點是，2021-2022年度的土地供應能夠達標，純粹由於《長策》在前兩年，即是在2019-2020年度起，把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由六四比改為七三比，變相大幅下調了私樓供應的目標。這項變動本身沒有實際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卻硬生生地壓抑私樓的供應，結果導致供應"兩頭縮"。我想問局長，即使2021-2022年度如期有可供興建13,000個單位的土地應市，這對紓緩供不應求的情況有何幫助？訂下《長策》又有何目標？

此外，我留意到預算案打算把數幅酒店用地改為住宅用地，看來未來數年私樓土地供應可能會出現斷層。

在完善選舉制度的安排後，如果特區政府的思維不變，便無法作出相應的配合。代理主席，即使今天聽不到當局的回應，不要緊，我也會繼續追問發展局局長私樓土地供應是否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我期待局長可以付出更多努力，我們亦會繼續努力再努力，一同面對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問題。

代理主席，為減輕企業和市民的經濟負擔，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建議利用過百億元延續一些紓困措施，包括寬減個人應課稅額、公司利得稅及差餉等，自由黨是支持的。不過，與去年過千億元的紓困措施相比，力度明顯大幅削減。物流業界歡迎政府繼續寬減短期租約及豁免書的75%租金及費用，但寬減安排只維持至今年9月，而利得稅寬減上限則由去年的2萬元減至1萬元。政府表示，面對財政赤字，只能夠"睇餸食飯"，但自由黨並不認同政府缺錢的說法。

如果參考未來基金的做法，在不影響香港金融體系的情況下，有關收益當中的1,000億元可以撥出，用以推出更有力的利民紓困措施。2019年的"黑暴"及去年新冠病毒疫情爆發，重創香港的經濟，百業蕭條。雖然近日的疫情已有所緩和，市面上的人流亦有所增加，但整體的經營環境依然惡劣，受重創的行業仍有待恢復元氣，紓緩企業的經濟壓力仍然是當務之急。因此，我希望政府考慮加大紓困力度，例如把非住宅物業的5,000元差餉寬減延長至第三季及第四季，寬減短期租約土地租金及豁免書費用的措施，亦可延長至明年3月，直至2021-2022財政年度結束為止。雖然香港金融管理局於3月初宣布再延長"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6個月至今年10月，而該計劃涵蓋所有企業貸款，包括商用車輛貸款，但貸款能否延期取決於銀行，而銀行採取保守的風險管理，故此很多商用車主擔心在貸款於4月底到期後，"還息不還本"的安排是否真的能夠繼續。因此，我希望政府與銀行加強溝通，盡量協助有需要的車主。如果隨後的經營環境未有顯著改善，我們當然希望"還息不還本"的安排可再次延續。對於政府不再考慮推出改良版的"保就業"計劃，以補貼僱主支付薪金，自由黨表示失望。政府先後推出4輪防疫抗疫基金措施，當中第二輪基金動用800億元推出"保就業"計劃。很多航運物流業的營運者向我表示，該計劃向僱主提供為期6個月的薪酬補貼，是最能夠幫助到他們，並達到"撐企業、保就業"的目標，尤其是因口岸封閉而一直處於零收入的跨境客運業，在"保就業"計劃下，營辦商仍可保着公司和員工。"保就業"計劃於去年11月結束後，企業裁員及倒閉潮陸續浮現，最新的失業率由6.6%攀升至7.2%，超過25萬人失業，創17年新高，可見情況何等嚴峻。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並不缺錢，絕對有能力再推出一期"保就業"計劃，支援企業渡過難關。對於預算案沒有提及向跨境客運業提供復業津貼，自由黨表示失望。疫情於去年爆發至今已超過一年，跨境海、陸客運業已停業超過一年，而業界是少數完全零收入的行業，但停業並不代表沒有開支，雖然政府曾向業界提供一些資助，但只是杯水車薪。現時內地、澳門及香港已開始接種疫苗，通關在望，但跨境車輛及跨境渡輪已閒置多時，為安全起見，業界須為所有機件重新進行維修保養。可是，經歷一年多零收入的情況後，業界已山窮水盡。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向有關業界提供復業津貼，協助業界為通關作好準備。財政司司長建議上調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及牌照費，加幅分別為15%及30%，以控制車輛增加的數目，紓緩道路擠塞的問題。自由黨認為政府以寓禁於徵的方法改善道路擠塞的問題，是斷錯症、下錯藥。事實上，根據歷史經驗，透過加稅控制車輛增幅的成效不彰，而且效果短暫。道路擠塞的問題源於多項因素，包括違例泊車、泊車位不足、公共交通服務不完善、道路發展滯後、非法"白牌車"肆虐等。政府應先處理這些問題，並增加資源以提升公共交通服務，例如增設公交上落客點、設立公交專線、在落實電子道路收費時豁免向公交服務收費等，藉此鼓勵市民利用公交出行，減低市民駕駛私家車的意欲。

為改善路邊空氣污染問題，政府建議把電動車"一換一"計劃的首次登記稅寬免額上限提升至287,500元，自由黨對此表示歡迎。不過，既然政府計劃在2035年不再向新登記燃油車輛發牌，政府便應藉此機會在這10多年間加大力度推動使用電動車。除了繼續加強電動車充電網絡外，政府亦可考慮進一步提高電動車的首次登記稅寬免額，透過經濟誘因鼓勵更多車主轉用電動車。至於政府預留8,000萬元試驗電動公共小型巴士，以及3億5,000萬元資助試驗電動渡輪，自由黨亦表示支持。然而，政府必須考慮試驗成功後的實際營運問題，不能在試驗後把"球"交給營辦商便置之不理。事實上，根據參與營辦商的初步意見，它們樂意配合試驗環保公交，但擔心日後的運作成本。正如前任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曾經指出，環保是有成本的。然而，有關的成本是否應該只由營辦商自行承擔，而額外成本又是否它們所能承擔？我認為政府在推行試驗計劃時，必須考慮有關的問題。關於向合資格市民派發5,000元消費券的建議，自由黨是支持的。根據政府目前的解說，電子消費券並不適用於交通工具，因為現時已推出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如果再允許消費券在公共交通上使用，便會變相提供雙重福利。然而，現時並非所有公交皆正在或已能參與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既然消費券是鼓勵市民在本地消費，而乘搭公交也是其中一種本地消費，因此，我希望政府考慮放寬消費券的限制，讓市民可在未被納入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的交通工具上使用消費券。預算案對物流業着墨不多，但正如財政司司長所說，若香港能把握內地"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及"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機遇，並成功爭取加入將會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即RCEP，將有利鞏固香港作為區內轉運中心的角色，促進物流業的發展。為配合物流業的發展，我希望政府向業界投放更多支援，最起碼為業界提供足夠的土地作發展。多年來，業界一直面對土地不足的問題，政府過往曾提出預留用地作物流發展，但卻"走數"。業界本可利用棕地，但近年政府為解決房屋短缺的問題，不少棕地被收回發展，具規模的現代倉儲亦被迫遷。然而，政府沒有提供替代土地，令業界的營運越見困難。

代理主席，在疫情下，本港的經濟已經歷連續兩年衰退，失業率高企，達到7.2%，就業不足率亦上升至4%。在這份財政預算案的諮詢期間，新民黨建議政府推出為期半年的失業援助計劃，向在疫情下的失業人士提供每月6,000元的援助，但很可惜未獲司長接納。

但是，失業援助是否真的能幫助市民？

有調查指去年2月有13萬人失業，13,000人申請失業援助；但今年2月，失業大軍已增至26萬人，而申請失業援助的卻只有19,000人，佔整體失業人數不足7.5%。

即將完結的財政年度的赤字超過2,500億元，下年度的赤字估計也會超過1,000億元。即使有赤字，政府的財政儲備至2021年3月31日仍處於9,027億港元的穩健水平。這亦充分顯示出港府的財政和總體經濟實力。

很可惜，今年的預算案不但未有幫助中產階層人士，反而向他們開刀。

政府接納我們的建議，向市民發放5,000元電子消費券，規模達到360億元。當然，政府亦解釋目的是注入消費力在本地經濟體系內流轉，讓市民以至企業同時受惠。

在這一段長時間，我們多次向政府包括向特首、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反映，很多市民和家庭在疫情期間遇到很大的精神壓力問題。他們在財政、管教子女、夫妻關係、照顧病患家人等方面飽受巨大的壓力和精神困擾，情緒容易不穩，嚴重影響他們的精神和心理健康。我希望政府能夠及早投放資源，關顧不同階層市民的精神健康問題。我知道政府已在施政報告中表示會撥款3億元予地區，處理市民的精神健康問題。財政司司長亦在預算案中撥出1億4,700萬元，加強多項精神科相關服務。我們希望當局盡快落實這些服務，並向不同的地區團體增撥資源，讓他們做好地區工作。代理主席，近日一宗兒童受虐致死的案件，引起大家對虐兒問題的關注。我感到非常痛心，希望政府能夠加強關注虐兒問題並設法應對。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今天也提倡訂立"沒有保護罪"，令不舉報虐兒個案須承擔法律責任。

代理主席，要做好香港經濟復蘇的工作，一定要有安全的政治及社會環境。去年6月，中央及時出手制定及落實《香港國安法》，之後再完善選舉制度以回應廣大市民的期盼。中央親力處理兩大措施，以結合法律及制度的"組合拳"，為香港終結多年來的政治亂象，阻斷反中亂港分子亂港奪權，從中央層面為香港提供不容挑戰、堅實可靠的法律依據及制度保障，讓香港能夠全面落實"一國兩制"及"愛國者治港"，凝神聚焦發展經濟民生，為香港長期穩定繁榮作出良好的開局。市民更形容中央的兩大舉措，是維護社會穩定、守護香港未來的"利劍"和"堅盾"。中央親力為香港解憂解困，更為香港鋪墊及開展良好的勢頭。特區政府及香港各界必須團結一致，一方面做好解說、立法及選舉工作，竭力落實"愛國者治港"，全力維護國家安全，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另一方面，政府應該把握數據，提出高質政策，以爭取民意民心，做好民心回歸的工作。在上星期的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議員很關注一些重要的統計數字和數據，例如丁屋和丁權的數字，涉及離婚的撫養權及贍養費數字，以及香港居民在內地就業和創業的人數，但政府竟然全部欠奉。政策的制訂是否完善及最終是否"貼地"，絕對是重要的一環。因此，特區政府的政策機制明顯有所不足，特別是在大數據的應用方面，令很多經濟及民生政策顯得"離地"。事實上，統計數字有助政府分析社會狀況，了解不同行業、企業、階層等的不同需要，從而協助政府及社會各界進行研究、討論及決策。這樣一方面可為現有政策拆牆鬆綁，另一方面亦可協助政府制訂更好的政策。

除了收集好本地數據外，政府亦應該就粵港澳大灣區的數據進行分析。香港必須配合"十四五"規劃，把握國家的發展大局，抓緊大灣區建設的機遇，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推動大灣區成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橋頭堡，做到國際第一金融中心及創科基地。因此，大灣區有需要建立一個經濟共享平台，長遠目標是要形成大灣區資源流動、利益保障及資訊分享的有機體系。香港應該做好大數據工作，以便利粵港澳三地各個專業的互聯互通和合作。代理主席，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持續，很多人都希望能及早通關，讓經濟早日復蘇。"打工仔"希望繼續有工做，不需要再為居住的問題煩惱。

因此，我期待政府能夠更認清及掌握民情和民意，以人為本，投入更多資源，將愛與關懷滲透到每一項政策及預算之中，逐漸建立一套更有助香港長遠發展的關懷經濟發展模式。我謹此陳辭，支持《2021年撥款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諮詢宣傳片中打扮成廚師，立即有人想到，政府去年和今年均面對嚴重財赤，即使有再好的廚師，也只能"限米煮限飯"；亦有人擔心司長下廚，最終會否變成"阿茂整餅，冇嗰樣整嗰樣"？事實上，正如我在預算案公布後指出，在香港經濟深受"黑暴"和疫情打擊出現嚴重衰退，以及在去年破紀錄的2,500多億元財赤的情況下，我認為"財爺"做到"限米煮好飯"，同舟渡難關，並按照"應使則使"及"能者多付"的原則，提出了多項"穩經濟、創就業、紓民困"及為庫房開源節流的措施。按照"應使則使"的原則，政府回應了我與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業界的意見，承諾維持每年超過1,000億元基建投資，藉此刺激經濟，創造就業。政府亦預留5億5,000萬元優化郊野公園設施、改善10條熱門行山徑，以及進行多項文化、康體、醫健、環保及地區民生建設，促使香港成為更健康、更宜居的城市。新冠疫情凸顯香港不少樓宇老化及渠管播毒的問題，政府亦採納了我與業界的另一項建議，在預算案預留10億元，資助超過3,000幢舊樓維修渠管，並會主動為"三無大廈"進行相關工程。隨着傳染能力更強的變種病毒疑似殺入社區，我希望有關工作可以加快，這樣做亦會有助增加建造業界的工作和就業機會，緩解他們現時面對的高失業率，實在一舉多得。在紓解民困方面，今年預算案在"限米"下仍然保留多項針對個人和企業的紓緩措施，包括繼續提供薪俸稅、利得稅及差餉寬減；向住宅用戶提供1,000元電費補貼；調高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貸款額及延長還款期限等。預算案的新措施是派發5,000元電子消費券，但要等到暑假才推出。相關工作同樣要加快，還要盡量簡化登記和使用程序，方便消費者和商戶。

由於前者交由銀行處理，所以本月便能落實。這是否反映政府與私人企業在工作效率上存在差異？至於開創臨時職位，我與業界均大力支持，市民有工開便自然有錢消費，不用靠政府"派錢"及派消費券。政府早前因應我和業界要求，透過防疫抗疫基金，資助私人企業聘請建測規園界的畢業生和助理專業人員，去年協助多達1,400名年輕業界人士。我希望這些臨時職位能幫助今年畢業並準備考取專業資格的年輕業界人士，讓他們不會因畢業而變成失業，失去接受培訓成為專業人士的機會。在開源方面，預算案亦採納了我的建議，適度調高股票交易印花稅及汽車首次登記稅。代理主席，從來沒有人歡迎加稅，亦不存在哪個時間適宜加稅或哪個時間加稅沒那麼好，所以我希望受影響的人士和業界能夠理解。

在提振經濟方面，預算案強調香港要把握世界經濟重心"西向東移"的大變局，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善用祖國的發展機遇，聚焦發展金融服務及創新科技等產業。預算案亦提出多項措施，協助香港建造業界培訓人才、管理成本、提升效益，以及推動工務工程數碼化等。我認為有關發展方向絕對正確，但政府必須說得出、做得到，並且要做得快、做得好。代理主席，我剛才發言時多次要求政府加快工作。事實上，政府過去數年提出了不少良好的政策和措施，但在執行方面卻給人"慢幾拍"的感覺，遲遲未能落實或在落實時已經"變形"、"走樣"，很多計劃也有"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果"的毛病。例如，有些基建工程拖延了七八年，有時甚至超過10年，還是停留在研究、規劃和諮詢階段，這樣市民又怎會滿意呢？我在先前的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時曾提及有關的問題，每當議員追問政府的工作進度，官員往往在答覆時表示正在進行、會盡快做及會壓縮時間，但缺乏清晰的工作時間表和指標。數年後，有關官員可能已調職或退休，屆時市民可以向甚麼人追究、追問呢？

政策政出多門、部門各自為政、官員遇難避事的例子很多，而有關問題在近年"黑暴"及疫情下更表露無遺。我發覺最近在這方面有所改善，但最重要的是拿出事實，告訴市民政府在這方面有很大改變，這樣才能得民心。針對香港近年出現的違法"黑暴"及政治亂象，中央政府使出"連環法律組合拳"，透過《香港國安法》為香港止暴制亂，令社會由亂到治。透過人大《決定》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為特區政制發展堵塞漏洞、撥亂反正。但是，如果不對香港的官僚體系進行根本改革，以提高效率及加強問責；又如果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繼續無法得到解決，市民的生活質素未能得到改善，政府的認受性和支持度始終難以提升，甚至會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長治久安。對於這些問題，我們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代理主席，本港近年接連受到"黑暴"及新冠肺炎疫情夾擊，經濟受到極大衝擊。特區政府為應對疫情，耗資超過3,000億元公帑，推出大量應對疫情的措施，令香港的財政儲備由前年12,000多億元，減至目前餘下8,000多億元。在財政仍然虧損的情況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仍然能夠在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動用300多億元向全港18歲或以上合資格的市民派發5,000元消費券。消費券既能緩解目前市民大眾因經濟不景所面對的經濟壓力，又可以惠及現時面對困境的餐飲業、零售業等。消費券背後帶來的乘數效應，更有機會成為香港日後經濟復蘇的推動劑，我認為這是一項德政。當然，一項德政能否有效惠及市民大眾，達致原來的目標，關鍵在於當局在制訂有關政策前，必須廣泛聽取市民大眾的意見，並經過審慎及詳盡的推敲，從而制訂細緻、有效的推行方針，不能粗枝大葉，否則有關政策的效果非但事倍功半，甚至會令市民對政府怨聲載道。

但是，當局在制訂有關措施時，未有重點支援受疫情重創的行業，反而以一種簡單普及、易於執行的方式，向所有行業提供支援，這樣令部分在疫情中未受衝擊，甚至營業額有顯著增長的行業，尤其是超級市場、物業管理，竟然獲得錦上添花的資助。一些受到衝擊的行業，例如飲食業、酒吧業、旅遊業和美容業等多次在防疫中被迫長期停業的行業，只有杯水車薪的幫助，令有關行業的企業及從業員只能苟延殘喘，甚至倒閉結業，這難免引起市民大眾不滿。因此，當局在推行消費券時，務必汲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毫無疑問，"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輸血不如造血"。特區政府仍處於財政赤字的情勢下，與其不斷向各行各業輸血，倒不如採取強力有效的措施，早日戰勝疫情，令香港社會盡快回復正常，振興經濟。就此，特區政府必須加強動員市民接種疫苗，達至群體免疫，為香港重啟對外的人員往來及經濟全面復蘇作好準備。疫情總有一天會過去，疫情過後，如何令香港重拾經濟發展的動力，以及令香港繼續繁榮穩定？這是特區政府和預算案要解答的難題。不過，今年的預算案中顯然未有明確回答上述問題。因此，特區政府和財政司司長要為香港制訂長期的經濟發展計劃，例如仿效內地每5年制訂一項全面發展規劃，令香港市民大眾和各行各業對未來的生活有美好的目標，香港社會才能朝穩定的方向發展，特區政府的管治才能行穩致遠。此外，今年的疫情對香港有一個重要的啟示，便是香港政府的財政收入不會永遠增長不衰，盈餘亦不會永恆不變。特區政府是時候真正審慎理財，抓緊開源節流。

雖然特區政府承諾未來3年不會增加公務員編制，將公務員編制維持在大約18萬人，不過特區政府過去有一個習性，就是在開展一項新工作或推行新政策時，必然開設首長級的公務員職位及增聘公務員。在現時的環境下，特區政府必須扭轉這種情況，並梳理部門的運作，設法提高特區政府的運作效率，節省不必要的開支。最後，現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在香港推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和完善選舉制度，香港的政治環境將會重回正軌，希望日後行政和立法能夠互相配合、互相監督，令政府的資源運用更為得宜，政府更為"貼地"，更能惠及市民大眾。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2021年撥款條例草案》。

主席，我感謝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香港仍處於艱難時刻，在2月發表這份甚為困難的財政預算案。"財爺"指預算案的重點是穩經濟、紓民困，透過1,200億元的逆周期措施，紓解經濟下行及新冠疫情打擊帶來的壓力。當然，大家比較關注的是5,000元消費券。

民建聯對這份預算案的整體評價是"振興經濟有所承擔，支援失業仍有不足"。主席，香港要解決的結構性社會矛盾有兩大類別：一是貧窮，二是住屋。正如我去年就撥款條例草案發言時提到，預算案是社會資源再分配的良好契機。大家都明白，政府在防疫抗疫期間推出各項紓困措施，已動用接近3,000億元。政府資源不是無限的，但部分措施仍有改善空間，特別是支援失業及就業不足人士方面的措施。主席，我作為民建聯的人力事務發言人，首先要談談預算案在失業支援方面的不足之處。政府不肯設立多位議員贊同的短期失業援助金，我相信大家都感到失望，這亦加速更多家庭邁向貧窮邊緣。主席，新一季的失業率將於明天公布。有學者表示，7.2%的失業率有可能再上升。失業率7.2%，即26萬人失業，這不是冰冷的數字，而是涉及很多家庭；就業不足率也升至4%，即154,000人就業不足，是17年以來的新高。

我上星期在石硤尾看到一間食物銀行的門口有幾十人在排隊，當中有不少年輕人和年輕家庭。

財務委員會通過150億元的貸款撥款後，我們收到市民來電查詢何時可以申請，希望局長可以盡快交代。

然而，公屋供應年年不達標，對於3年"上樓"這虛無縹緲的說話，市民都不知應否相信。

"劏房"的租金已經很貴，為何還可以有這個加幅？

2018年的第一輪"樓宇更新大行動"，接獲的合資格申請共涵蓋479幢樓宇；至今已兩年多，但479幢樓宇只完成了4幢。

但是，據剛公布的內地經濟走勢，其第一季增長超過10%，簡直嚇人一跳。正所謂"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香港剛好遇上一個黑暗時代，但難得可以依傍在祖國強勁的臂彎，得到扶持。

然而，他今年的工作做得特別辛苦，不是因為個人問題，而是大圍市況。香港今年收入5,900億元，開支7,200億元，兩者相差1,367億元。

我們似乎要用九牛二虎之力盡量力挽狂瀾。

開倉派米是要賑濟萬民、老百姓，這不是無故浪費金錢。所以，在量入為出與適可而止的概念之下，我覺得預算案尚算合格，所以我要支持。香港十分幸運，因為賺取到的金錢可以自行儲起來，無須上繳中央。相對而言，上海要負責全國的創收，他們背負的壓力絕不輕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香港怎樣量入為出同時開源節流？

第一點，要打造香港成為智慧城市，便要創新。

國家在9年裏達到滅貧的目標，甚至乎在2019年——最黑暗的時候——人人都以為國家未必可以達標而可能要將目標延期，但中央果斷，言必行，行必果。這就是最重要的態度。其實，香港甚麼也有，問題在於我們的思維。

我謹此陳辭，多謝。

主席，疫情持續多時，特區政府其間雖已撥出大量資源協助市民共渡難關和採取防疫抗疫措施，但仍有很多市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我相信疫情總會過去，但疫情過後如何令香港重拾長遠經濟發展動力，這才是財政預算案需要解答的問題。

主席，由於民建聯的議員有不同的分工，而我的同事已就預算案中的房屋、衞生及交通等措施發言，所以我今天會集中就我負責的兩個範圍發言，包括經濟的長遠發展及司法。首先談談經濟的長遠發展。

過去20多年，香港經濟產業單一化，連固有的四大支柱產業也變得越來越單薄。香港過去依賴的部分產業，例如金融業、地產業，均可能令社會貧富懸殊大幅加劇。雖然政府早在2016年的施政報告已提出再工業化的主張，但一直蹉跎時間，未見顯著成效。

環顧世界各地成功再工業化的例子，除了內地外，便要數以色列及新加坡等國家，他們均有訂定全盤支援再工業化的政策。我認為，如果特區政府希望未來能在再工業化方面取得一定成效，應該處理3個核心問題，包括"定指標"、"選產業"及"設補貼"。

在新加坡、以色列、瑞士、德國和奧地利等地，製造業普遍佔當地GDP逾20%，甚至接近30%。

明確來說，政府是否可以訂立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目標百分比？有了指標後，我們便有更明確的目標，可推動和鞭策特區政府這方面的工作。然而，我必須強調，訂立相關指標是為了鞭策政府推動行業發展及量度相關績效，所以在發展初期，政府可以訂立較容易達成的目標，鼓勵大家共同踏出第一步。

特區政府過去一直延續殖民地政府遺留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態度，拒絕揀選一些合適產業以提供支援，又或是只在非常例外的情況下才揀選產業。不過，我所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成功的再工業化地區均有揀選目標產業的政策舉措。因此，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訂立全面機制，研究哪些產業值得重點支援，然後提供支援。舉例來說，以色列在再工業化的過程中，把當地的傳統產業列作重點支援產業。

2016年，以色列的創新局撥出21億港元，支援超過1,000個研發項目，讓傳統產業可提升生產技術。這個例子清楚顯示，傳統產業的優化和提升同樣可帶來全新的就業機會，並且帶動再工業化。

主席，說罷"選產業"，接下來便要討論我剛才提及的"設補貼"。

同樣地，特區政府若有心支持再工業化，也可向合資格產業和企業提供合適的稅務優惠。

我曾在有關預算案的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就此提出質詢，政府回覆時表示，先進製造業中心應可在未來一兩年落成。我希望政府當局可就先進製造業中心日後的企業進駐多作宣傳，因為此事非常重要。

對於政府推出再工業化資助計劃，撥出20億元支援提升生產線，我曾在財委會特別會議上向政府提出相關質詢，政府表示目前已經接獲12宗申請。

香港能否達成再工業化的目標，最重要視乎政府能否下定決心，作出突破。香港絕對有條件做到再工業化。

就此，我已在財委會會議上多番建議律政司考慮增加人手，或以各種方式加快檢視其檢控決定。

主席，民建聯對於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回應是"提振經濟，有所承擔，支援失業，仍有不足"。我們認為，在財政赤字高企下，司長仍然願意推出多項紓解民困、刺激消費和支援中小企的措施，例如5,000元電子消費券等，反映政府聽到民間聲音並作出回應。在應對疫情和提振經濟方面，我認為預算案稱得上有擔當。在作出總體評價後，我會就預算案的數個重點發言。第一，有關電子消費券，司長宣布政府在本財政年度錄得破紀錄的2,000多億元財政赤字，財政儲備大減，令人關注預算案如何既可振興受新冠疫情拖累的本地經濟，同時確保公共財政穩健。在預算案中，司長提出嶄新措施，向市民派發消費券以振興本地經濟。雖然消費券計劃在香港屬新嘗試，但其他若干亞洲經濟體早已推出類似計劃，向民眾一筆過派發消費券，甚至容許他們將消費券轉予他人使用。此外，各地也有一些派發消費券的優化安排，以惠及低收入群組、深受疫情打擊的相關行業和中小企，以及用於進口成分較低的商品。不過，行政安排往往是特區政府政策效果的緊箍咒。

據最近報道所述，特區政府現時的目標是在暑假才開始登記；市民只是登記，而不是收到消費券。回顧特區政府過去多次"派糖"，每次市民在消息公布時均感到興高采烈，但到後來收到"糖"的時候，很多市民已變得冷淡和平靜。政府做了工夫，錢也花了，但卻失去取得政策效果的時機，市民甚至沒有半句多謝。特區政府可能會說，我們做事並非為了掌聲，這種態度固然沒錯，但如果香港庫房開倉派米不是因為庫房"水浸"，而是出現了民不聊生的災情，那麼賑災的時間便是決定政策成敗的關鍵。

預算案另一項嶄新之舉，是向失業人士提供由政府擔保的個人貸款。其實，一些發達國家早已宣布或推出類似計劃，例如日本的相關個人貸款計劃，不單支援失業人士，更惠及低收入家庭，以及在新冠疫情期間收入銳減的家庭。如借款人或家庭須償還貸款時，收入仍持續減少，甚至可獲豁免償還貸款。

我衷心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幫助有真正需要的市民，並能杜絕幫助根本不需要幫助的市民。千萬不要像先前的防疫抗疫基金那樣，有數以億元計公帑不是用於"保就業"，而是用於"保股息"、"保花紅"。此外，我想談談有關港人福利的限制條件。

我明白當局設立這個離港日數的原意，是對那些不再通常在港居住，也可以說與香港生活及各項政策沒有連繫的人士，不應再享受香港的福利，我絕對認同。對於已經移居海外的港人，既然他們已經離開香港及祖國，固然不應享受香港的福利。然而，當特區大力推動大灣區融合，我們的長者也響應呼籲，多到內地走走的時候，特區政府的福利政策仍然抱殘守缺，緊守這個離港寬限期的金剛圈、緊箍咒，究竟是要捍衞甚麼政策目的呢？特區官員可能會認為現已推出廣東計劃，讓選擇移居廣東省的長者無須返港，也可以在內地領取長者津貼，解決了離港寬限期的問題。可是，我認為這個解釋有點牽強。我現在說的是在一國之內生活的長者，不論他們是否已移居廣東省或只是經常往返內地消費娛樂、遊走祖國大地，體驗各處風土人情。為何要求他們領取福利時須受離港期限制呢？為何特區政府要強迫長者選擇，要不放棄在香港領取津貼，要不申請廣東計劃才可以繼續領取津貼？這對長者造成不必要的限制。如果一項政策根本不應存在便乾脆取消，而不是東拉西扯、堆砌理由、一切奉旨照舊、含混過關了事。我們不能再沒有國家觀念，將適用於外國的政策限制，無差別地全部適用於內地。這種"劃港為牢"的制訂政策思維，既無視有些港人頻繁往返內地的需要，亦不符合特區政府鼓勵港人融入國家發展規劃。我期望特區政府官員調整制訂政策的心態，必須保持國家觀念，同時亦應盡快進行檢討，不再對經常往返內地的長者設離港期限......

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錄得破紀錄的2,576億元財赤，來年預算案的財赤亦高達1,016億元。在過去3年，香港先後經歷了中美貿易戰、"黑暴"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打擊，令本港經濟"五勞七傷"。失業率上升至7.2%，去年全年更錄得6.1%的經濟收縮，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年度跌幅，亦是香港首次連續兩年負增長。政府先後推出多輪防疫抗疫及"撐企業、保就業"措施。在資源有限下，要做出一份令所有人滿意的預算案確實是一項挑戰。綜觀整份預算案，各階層的得益都較過往明顯有所縮減。薪俸稅和利得稅的退稅額都較去年減少1萬元，減幅達50%。在全港住宅的首兩季及其後兩季差餉方面，每戶每季上限分別為1,500元和1,000元，較去年全年每季上限1,500元少。至於公屋租戶期待的租金減免亦遭取消，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和長者生活津貼也只多派半個月。相較於過往闊綽的"派糖"措施，這份預算案或多或少會令市民大眾失望。平心而論，公共財政最大的難題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雖然今年的紓困措施不如往年慷慨，但在嚴重的財赤下，現時預算案總算盡力平衡各階層的需要。在這方面，我會對預算案予以肯定。在預算案的芸芸紓困措施中，其中最矚目的莫過於向合資格市民分期派發共5,000元電子消費券。雖然金額較去年派發現金的1萬元遜色，但在執行上卻可確保發放的資金流入本地市場。除可提振經濟、刺激本地消費外，亦可以減輕市民的生活開支，是一箭雙鵰的方案。不過，以電子方式派發消費券，或會令一些不熟悉科技的市民相當苦惱，擔心因不懂得操作而難以受惠。

主席，除了"派糖"外，公眾亦很關注兩項頗具爭議的加稅措施。首先就是提高股票印花稅，由現時0.1%增加到0.13%，藉以增加政府收入。金融服務業是香港的支柱產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亦明確地把香港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我明白，疫情下百業蕭條，金融業是少數仍然保持暢旺的行業，因此提高印花稅稅率或有助稍微紓緩財赤，但市場反應卻非常敏感。預算案公布當天，恒生指數便應聲下跌超過3%，滬港通和深港通出現本年首次資金淨流出，金額高達200億港元，創下歷史紀錄。市場這次表現已清楚說明，投資者對增加印花稅普遍持負面意見。環顧全球金融市場，香港的股票印花稅水平算是偏高。香港的競爭對手如日本、新加坡以至美國均沒有徵收股票印花稅，而內地亦只向賣方單邊徵稅。若然香港反其道而行，進一步提高股票印花稅，長遠會令香港金融市場喪失競爭力，投資者便會轉移至其他市場。本港股票市場交投減少，或會令政府得不償失。我認為司長不能夠忽略這些訊號，在考慮政府收入時，亦須設法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以便利投資者和吸引資金流入，這才是長遠發展的方案。另一項具爭議的加稅措施，是增加私家車牌費和首次登記稅。所有私家車牌費劃一提高30%，首次登記稅提高15%，以減少車輛數目，紓緩交通擠塞。然而，塞車問題不單涉及車輛數目，泊位不足、道路規劃欠佳等亦是重要成因。對於加稅是否能夠有效遏止塞車，相信很多人也心存疑問。今年年初，我和新界鄉議局曾就預算案與財政司司長會面。我向司長建議增加排氣量超過2,500立方厘米的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原因是既有助改善空氣質素，亦可以紓緩交通擠塞。可惜，預算案並沒有採納鄉議局的建議，而是採用"一刀切"的方式處理。事實上，不少住在新界偏遠地區的居民也會因鄉郊欠缺充足公共交通服務而購入車輛代步。對他們來說，駕駛私家車並非貪圖方便，而是出行所必需。在當前經濟困境下，增加牌費及首次登記稅對他們來說並不公平。我希望"財爺"能夠認真考慮市民的實際處境，不要令他們的生活百上加斤。主席，在抗疫路上，香港慶幸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支援香港推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興建全新的方艙醫院，以及協調供港疫苗等，這些均可提升香港應對新冠病毒威脅的能力，令抗疫工作漸見曙光。我相信只要公眾及早接種疫苗，香港很快便可以走出"疫"境，早日恢復通關，讓社會和經濟活動回復正常。疫情至今持續超過1年，預算案要同時兼顧紓困及投資未來，確實不易。我很高興看到，今年的預算案並沒有顧此失彼。隨着後疫情時代來臨，經濟活動出現不同的轉變。正如我去年就預算案發言時所說，有危亦有機，而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我期望政府能夠跳出舊有框架，以前瞻及嶄新思維作出超前部署，並好好掌握後疫情時代的新經濟模式，為經濟重拾增長動力、為香港人重拾笑容作好準備。我謹此陳辭，支持《2021年撥款條例草案》。

主席，在"黑暴"禍港及疫情重創的雙重打擊下，香港的庫房"縮水"。心繫市民和行業的處境，現在是在有限空間拯救低迷的經濟的重要時刻。"財爺"亦心繫市民的處境，所以撥款推出消費券。雖然此舉引起反響，但我支持這做法。消費券有別於向市民"派錢"，在政府"派錢"後，市民可把金錢用於其他地方或儲蓄，但這次的消費券完全不同，一方面可以紓困，另一方面有助於刺激經濟，繼而保行業和保就業。我希望政府在推出消費券時可盡量減低行政費，加快推行速度，不要拘泥於制度上的枝節。"財爺"在這方面的努力，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司長亦體察民情，接納了我、柯創盛議員、鄭泳舜議員及環境學專家潘景和先生的倡議，提供財政支持為舊樓進行渠管維修，從而更有效地從源頭抗疫。另一方面，司長亦預留5億元優化郊野公園設施，以及修葺戰時遺蹟作開放式博物館。我相當認同這個概念，但亦希望當中部分款項可用以修葺郊野公園邊陲位置的遺蹟，因為郊野公園範圍內及邊陲位置都有遺蹟，但很可惜，在進行修葺工程時，部分遺蹟可能並非位於郊野公園範圍內，結果有關工程猶如"斷截禾蟲"般。以沙頭角的抗戰文物徑為例。這項遺蹟與東江縱隊抗日有關，部分位於烏蛟騰，部分則位於沙頭角，而位於沙頭角的部分並不屬郊野公園範圍內。若可擴闊有關撥款的範圍，令這些遺蹟得以保存，我相信除可便利市民郊遊外，市民在觀賞這些遺蹟後亦會見賢思齊，珍惜國家和香港。有關朋友已就這項遺蹟向政府提交報告，但很可惜，現在石沉大海。我希望這5億元的撥款可令這項遺蹟有着落。此外，新界社團聯會及新界青年聯會等團體非常重視這項遺蹟，希望司長和相關部門能夠跟進。財政預算案中有部分地方值得商榷，譬如司長希望透過加稅紓緩交通擠塞，而這項加稅措施是重藥，會令業界受到重創。私家車首次登記稅提高15%，牌照費增加30%，雖然分別是10年來和30年來首次增加收費，但現時是否增加收費的最合適時機呢？有否其他選擇呢？事實上，在疫情下業界已受到重創，這次加稅對他們而言可謂雪上加霜。

例如，2014年的整體車速是每小時21.8公里，到了2018年及2019年，車速已提高至30.8公里。

即使被稱為塞車重災區的港島區，擠塞的情況也有很大改善。

港島的上午交通車速由2010年的每小時19公里增至現時的每小時21.5公里，由此可見，整體車速已有所改善。因此，關於透過遏制車輛增長改善塞車情況的說法，從這些數據可見，兩者是完全沒有關聯的，而我亦找不到任何關聯的因素。大家都知道，整體而言，九成多香港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換言之，市民的車輛可能只用作假日車，方便家人出入或作接駁用途，特別是居於鄉郊地區的市民。該等地區的人口越來越多，大家需要車輛作為點對點的接駁工具，由住所前往公共交通運輸交匯處，例如港鐵站外的泊車轉乘設施。

所以，即使政府不推出任何措施，車輛的增長其實已逐步放緩。事實上，車輛增長的情況與我們的經濟環境和經濟周期有關。正如很多市民所說，沒錢買樓便買車，買車後可以到處走走，讓家人出入，加上香港人口老化，為了照顧家中的長者，有時需要以車輛代步。所以，如果市民只為嚮往或追求美好的生活而買車，而沒有對交通造成負面影響，我相信過度遏制車輛增長只會適得其反。

隨着封關，中港車已暫停營運，而相關業界過去的主要生意來源便是跨境車業務。

反之，我早前曾倡議在多個交通要點增設泊車轉乘設施，讓居於偏遠地區的市民可在停泊車輛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我相信鼓勵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才能更有效地控制交通擠塞的問題。我希望署方在向司長提供數據時，能夠反映實情，以便司長掌握充分的數據。在疫情下，我亦希望司長考慮是否仍有轉圜的餘地。要改善交通，還有很多方法，疫下加稅，未必可取，懇請司長三思。

代理主席，受疫情影響，經濟轉差。

正因為局長不肯為市民設想，協助失業市民解決問題，所以司長才推出150億元的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讓失業至少兩個月的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借到最高8萬港元的款項，而且還款期最長6年，年利率僅1%。

由於政府經常在財務公司或貸款廣告的結尾加插一句"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一些失業人士可能會擔心，借到8萬元後是否有能力償還。高薪厚祿的局長、官員可能有所不知，償還8萬元是很難的事。

我們當然無意阻礙政府，希望這150億元撥款可以盡快批出，以幫助失業的工友，但一些被減薪或停工的工友也很需要幫助，希望司長會考慮。現時，香港經濟在疫情下轉差，政府預計未來數年都會出現赤字，但政府絕不可當守財奴，應該更主動投放資源，刺激香港經濟復蘇，推動經濟結構改革。以往特區政府官員迷信自由市場原則，奉行無為而治，極度抗拒政府主動介入，以為靠年年賣地的政府收入，便可維持香港經濟發展。

因此，我們認為在現時的經濟情況下，政府亦應該主動出手。

我們當然明白在疫情及經濟轉差的情況下，社會需要政府援助，特別是基層人士，所以政府需要投放更多資源，幫助這群基層市民。同時，政府不能夠單靠推高地價，在土地上賺取收入，所以政府需要開源。

在投入資源發展創科時，亦要避免製造另一個數碼港，令"數碼變地產"的情況再次出現。政府要全力處理的另一個問題，是土地房屋。多年來，香港的土地房屋政策混亂，早期較多興建資助房屋，在樓市下跌時又停建。

要解決土地房屋問題，政府必須果斷，在財政上應使得使，把該收的土地收回，把該填的土地填平。如果部門需要更多人手，便增聘人手。政府不能夠因害怕得罪利益集團而綁手綁腳，不主動解決現時最大民生的問題，即房屋土地問題。其實，房屋土地也是財政司司長負責的範疇，我希望司長在開發土地及解決房屋問題時，可以與團體探討一些更果斷有為、更具突破性的措施，以增加土地房屋的供應量。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通過《2021年撥款條例草案》。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是在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下的第二份預算案，香港在這一年多裏，環境特別差、經濟特別差、行業特別苦。不少工人失業或開工不足，更是淒慘，一家人的生活大受影響。政府推出的防疫抗疫基金，目的是為了優先保住企業，從而保住"打工仔"的"飯碗"。幸好香港的財政底子豐厚，推出了4輪財政措施，幫助各行各業和市民渡過難關。從去年2月21日開始撥出第一輪的300億元，再於去年的預算案推出大規模、涉及超過1,200億元的逆周期措施，第二輪措施的撥款是1,375億元，第三輪是240億元，第四輪則是64億元。特區政府大灑金錢，但直至今天，香港經濟復蘇了嗎？"打工仔"的就業情況好轉了嗎？香港仍然受到疫情影響，近期更要面對變種病毒和第五波疫情的威脅。今年預算案中一些利民紓困的措施亦已減少，例如長者、傷殘人士、綜援人士原先是有"雙糧"的，但今次的預算案只提出發放半個月糧。

預算案提出派發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預算開支為360億元。但是，市民對有關消費券的派發方式和政策原意毀譽參半，尤其只是利用電子方式來消費，對一些小商戶而言是難以從中獲益，未能達到為中型、小型企業提供支援的效果。

我認為政府在電子消費券的派發過程中，應吸納市民的意見，包括由每月派發1,000元改為超過1,000元，以及把款額僅作電子消費改為部分是現金消費，讓長者可以真正使用這筆金錢。我想談談預算案中有關福利的政策。在現時服務不足及疫情影響下，照顧長者、智障人士、殘疾人士及病患者的重責，主要落在家人身上，而不少照顧者更因為照顧家人而要放棄原來的工作，令家庭收入直接受到影響。

這些照顧者本身也有自己的困難，有些年紀大，有些本身也有病痛，情緒亦不時會受到影響。

我亦想談關於社區保姆計劃。現時照顧3歲以下幼兒的資助幼兒中心不足，而根據政府發出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政府須按照人口預留合適處所，供營辦幼兒中心之用，估計要10年才可達到規劃目標。社會福利署不斷透過公屋重建或市區重建等項目增加幼兒中心的設施，而未來三四年只能夠增加10間幼兒中心及1,000個幼兒中心的服務名額，根本就是僧多粥少，追不上需求。在這種情況下，社區保姆就是很多家庭的選擇。市場有需求，但社區保姆同樣面對入行人數少的問題，即現時政府未能吸引人入行。政府應再研究可否通過適當提高社區保姆的時薪或提供交通津貼，以增加這行業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亦應研究實行社區保姆註冊制度，令社區保姆更專業化，藉以提升專業形象。這樣可以讓家庭及保姆的配對減少落差，令家長更放心。我剛才提到，社會服務設施不足以致影響服務。社署於去年9月宣布，將分批在全港18區購置160個福利設施。今年1月發生嘉頤護老中心被拒續約的事件，令院友要重新尋找院舍，不知事件與政府的購置計劃是否有關？但是，對政府而言，既要善用公帑購買設施，同時亦要盡快提供服務，實屬一項挑戰。

代理主席，面對沒完沒了的新冠肺炎疫情，我想大家根據普通常識也知道，在百業蕭條的情況下，失業、裁員、減薪和破產等數字必然屢創高峰。香港推出多輪紓困措施，用了超過3,000億元公帑，但經濟仍然未見起色。我相信大部分市民均期望，這份財政預算案可以達到多個目的，最低限度也會因應時勢，善用這筆巨額儲備，落實即時見效的短期救市措施，穩定民心，長遠而言提升香港的競爭力，重振經濟。我相信政府也應該明白，如果抗疫越長越不濟，市民要付出的代價也越來越高。

關於個人破產方面的數字，本年首3個月已是1,986宗，增加30%。最新整體失業率達到7.2%。這些都是客觀而具體的事實，不容爭辯。如果當局稍有自知之明或撫心自問，便應該盡量"加碼"紓解民困。

有些人笑他"阿茂整餅"，但不要緊，最重要是大家開心。

在"派錢"政策支持之下，美國3月的零售銷售額創10個月的最大增幅，惠及股市持續上升，這些全部也是看到效果的。反觀特區政府，我剛才聽到同事用"落雨收遮"這4個字來形容，市民難免會作比較。

今年推出的電子消費券，在某程度上可說是"縮水"的措施，難怪香港始終還有很多怨氣。代理主席，政府動用大筆公帑，出現赤字，所以不想太"手鬆"，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當然明白公務員會有期望，也有合約或政策上的事務，但感覺不好，司長，感覺不好。

莫說那100多個不願宣誓的公務員，很多非常資深的退休公務員、高官在退休後都一邊領取長俸，一邊責罵政府。他們不斷破壞政府的施政，但卻可領着長俸安度餘生或希望永遠平安過活。

得民心便得天下，我經常用的例子是當年韓國遇到最大的經濟危機，韓國市民變賣戒指和頸鏈來幫助政府。當一個政府得民心並獲得市民信任時，真的無須擔心；相反，如果得不到民心，令市民充滿怨氣，自然會有社會騷亂，這樣不管政府有多少儲備也沒有用。

也許財政司司長有很多政策已有定案，但我仍希望政府設法盡量加碼，盡可能以民為本地做事，盡量多做不會令市民那麼憤怒的事。我知道公務員團隊都很辛苦，但仍有不少薪高糧準、在家工作的公務員。他們要了解市民沒有溫飽的情況，並盡可能多做形象工程、實質的工作。

政府決定任何一件事前，從來沒有與任何一個業界商討，或嘗試了解業界的實際情況。正如早前第四波疫情開始時，"一刀切"勒令所有飲食業、美容業、卡拉OK等全部要停業，下午6時後不准營業。現時，香港有很多公司、企業會陸續結業，失業率亦會繼續攀升，我不相信現時的失業率已到頂點。這些問題部分是政府製造出來的，如果容許一些處所重開，例如現時飲食業重開，自己可以照顧自己。

官員可能不"打麻將"，"打麻將"是4個人戴上口罩，只有雙手在活動，反而外出用餐，一枱4人都要除下口罩。

早前一間位於商場的酒樓出事，需要換氣，現時要求所有食肆4月底前每小時換氣6次，這是由誰決定的？

每次都是由那位專家或一兩位專家決定香港所有防疫政策，但他們是否知道商場的設計是怎樣？

我剛才提到結業潮會出現，而失業率現在亦已經出現，我們現時期求的一件事，只不過是政府可否再推出一次"保就業"計劃。

"大話怕計數"，計數就最實際。如果再推出多一期"保就業"需要400億元，加上現時議會內所有議員都爭取的"保失業"可能需要150億元，加起來總共約550億元。

預算案中提及會在未來基金及房屋儲備金回撥250億元，如果在這機制下，當局同樣可以從外匯基金回撥。

如果只花550億元，尚有1,000億元可以存入外匯基金中，那有甚麼問題呢？

預算案中有重點提到綠色經濟、綠色金融、減碳、減廢和回收各方面等事宜，這些都是未來的新產業。但是，如果說起我代表的紡織界，在"衣、食、住、行"4個最主要的元素之中，政府對"食、住、行"已有政策，但對於"衣"，至今仍然沒有。

我3年前已經提出有關建議，亦曾向財政司司長提過，他表示如果有政策局肯take up、肯做的話，他願意撥款。這是第二個例子，即使財政上沒有問題，但政策局不肯做，一樣沒有用。

由於時間有限，我最欣賞整份預算案的最後一段，司長提到"深層次的矛盾不可能瞬間解決，傷口亦需要時間復元。

我期望司長及特區政府盡可能解決這個社會問題。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通過二讀《2021年撥款條例草案》。我對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感到喜出望外，因為政府雖然面對赤字，但財政司司長沒有因此而"手緊"，反而在香港經濟低迷、失業率創新高的情況下扭盡六壬，制訂了一份近1,000億元赤字的預算案，為民紓困，當中有360億元更涉及自由黨提出的電子消費券建議，自由黨非常支持。

十二年後的2021年經濟低迷，自由黨於今年1月繼續遊說政府發放電子消費券。時代進步，令電子消費普及化。經歷疫情肆虐，現金交易會增加傳播病毒風險，加上政府推動濕街市以電子交易，自由黨認為這是一個推動電子消費及電子錢包的契機。因此，我們非常歡迎政府接納自由黨的建議，以電子消費券形式向市民發放5,000元，並應分期而非一次過派發。不過，我和自由黨亦有少許失望，因為政府未有藉今次機會推行八達通或其他電子支付方式的實名制。有些人害怕實名制，因為會被人check到消費紀錄，甚至被妻子check到行蹤或消費，但司長回想"黑暴"時暴徒隨街分派八達通給其他暴徒，我們是否應該檢視這些行為是否違法。由於沒有實名制，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和購買八達通，這是有問題的，對執法亦構成問題。因此，推行電子消費實名制對香港金融體系有正面的作用，既保證不會出現亂用，又可以堵塞漏洞。

不過，政府現在推行電子消費券亦應留意執行細節，特別應禁止電子消費券應用於網購。儘管司長列明只容許本地網購，但市民仍有機會購入非本地品牌。故最有成效的做法是鼓勵市民外出消費，確保款項用於本地市場，也不會削弱這360億元帶來的效益。另外，政府亦應為電子消費券設定時限，避免市民儲存電子消費券，以致未能達到最大的成效。此外，政府在去年7月向全體市民派發1萬元後，隨即遇上第三波疫情，多個表列處所關閉。其實，去年飲食業原訂推出7月七折、8月八折的優惠，可惜市民有錢也未能消費。因此，我必須呼籲食物及衞生局不要重蹈覆轍，在發放5,000元消費券後高抬貴手，從錯誤中學習，不要再"一刀切"關閉食肆及表列處所。"一刀切"是西方政府慣常採用的粗暴做法，以為"一刀切"關閉所有處所就等於做了事，根本成效不彰。

特惠貸款計劃借貸予失業人士和自僱人士，上限為8萬元，最長還款期長達5年。我在此感謝不少銀行，例如中國銀行在去年政府提供資助時，十分支持飲食業。

我明白8萬元並不是大數目，很多人亦以個人名義向財務公司借貸，但我們希望銀行可以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這方面的協助。有讚當然有彈，我認為司長有些政策實施未到位，希望司長及政府團隊可以記錄在案，再作考慮。首先，我想談談醫生人手不足的問題。預算案第156段指出，政府會預留撥款支援醫管局挽留人手，減輕醫護人員的壓力。

另外，我想批評政府在疫情下未有着手處理租金的問題。

其實，我們提出的"2+2"免租方案，是參考了新加坡的做法。由政府支付兩個月租金，並在法例上規定業主同時減免兩個月租金。這個方案並非任何時間也適用，只有在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下出現的緊急事故時才可使用，但對於中小微企、零售、飲食業等絕對有幫助。

政府是否可以考慮再加碼呢？我想指出，很多表列處所的員工及其受聘的自僱人士，例如音樂表演者，確實已失業長達5個月。

代理主席，基於上述原因，我及自由黨也會支持《2021年撥款條例草案》。

新加坡並不如香港般幸運，不時有"北水"流入，現在非常注意這筆資金。

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在答辯時可談談他對開設新稅種有何看法，特別是歐洲現時正推動的digital services tax ......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這份財政預算案。

當然，以往經濟好的時候，很多議員都要求"財爺""派糖"，分享經濟成果。但是，現時在面對疫情的艱難情況下，議會中的議員都希望"財爺"推出多些惠民紓困措施。然而，我知道香港經濟進入了一個艱難時期，政府亦進入了財赤周期，"財爺"預計未來4年也可能出現財赤。

對於這個問題，很多經濟學者有不同看法，簡單而言可分為兩類，第一類主張增加公共開支刺激經濟；另一類則完全相反，主張審慎理財、量入為出。

但是，我想舉出一個例子。

希臘是一個福利國家，基本上不斷"派錢"，"洗腳唔抹腳"，所以在出現財赤並面臨破產時，有意見呼籲當地政府不應再大灑金錢，要限制福利開支。

不過，我相信"財爺"聽了很多遍，而同事剛才也提到，就是預算案在支援失業人士方面仍有不足。

如果麥當勞營業，他便在那裏睡覺。局長，他連口渴買水的錢也沒有，要到康文署的洗手間喝水，這是否我們的香港呢？

是因為香港人不想申領綜援。局長坐在辦公室內當局長，對着冷冰冰的數字，我們則看到這些令人心酸落淚的情況。

當然，投資未來和基建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政府給社會福利開支或社會保障開支撥款，以幫助更多基層市民，我們會更容易支持政府進行這些基建工程，或者更容易說服香港市民。我已忘記想說甚麼，但我想羅致光局長再看看明叔的個案，幫幫他，設立短期失業援助金，謝謝。

代理主席，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除了威脅市民的健康外，亦衝擊全球及本港經濟，令政府收入減少。繼去年之後，2021-2022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再次出現赤字，並預計由2022-2023年度直至2025-2026年度，連續4年財赤。我希望政府收入減少不會影響衞生福利和教育的經常開支，令依靠福利和公共醫療的基層市民的權益受損。醫療衞生開支預算是959億4,300萬元，較去年增加大概7.9%，佔整體經常開支18.5%。醫院管理局獲得撥款806億8,000萬元，與去年相比增幅是4.7%，較以往收窄。如果增幅未能追趕公營醫療服務需求，我希望財政司司長能在適當時間動用我與袁國勇教授提出設立的100億元公營醫療撥款穩定基金，補助醫療撥款的不足，希望令公營醫療不會像以前一樣受撥款影響，要以"肥雞餐"削減服務才能維持服務水平。這份財赤預算就醫療衞生的部分，可說是"舊瓶舊酒"。除了由防疫抗疫基金撥款47億元給醫管局抗疫，額外撥款30億4,400萬元給醫管局設置和營運兩個設施，即亞洲國際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和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以及預留超過84億元用於採購和接種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等防疫抗疫措施外，其實不少都是重複之前預算案的撥款項目。例如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過去兩個財政年度，共獲撥款大概19億元，進行短期翻新及提升設施。上年度預算案已預留撥款支援醫管局挽留人才、減輕醫護人員壓力，有關措施正陸續推展，以及去年預留經常開支6億5,000萬元在另外6個區成立康健中心，位於深水埗和黃大仙兩間康健中心預計分別在未來兩年開始營運等，全都是舊的政策。提到防疫抗疫工作，前線醫護人員擔當重要和高危的任務，當局有責任確保他們獲得公平的待遇，以及有足夠的支援和保障。衞生防護中心規定員工必須每月連續工作30天，超時工作最少30小時或以上，才可獲得發放辛勞津貼。可是，由衞生署其他部門借調到中心的員工便不受這個限制，出現"同工不同辛勞津貼"的情況，這便會有打擊員工士氣的情況，政府應盡快檢討不同部門超時工作的政策。自從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以來，私家醫生和牙醫在疫情下仍然在社區為病人提供醫療服務，嚴防病毒的傳播，他們必須有足夠的防護裝備和診所消毒的物資，才能應付這一場持久戰。私家醫生和牙醫在過去一年不但要自資防疫裝備，亦遇到營運的困難。一旦多間私家診所防護裝備短缺和有確診的情況而被迫停診，勢必加劇公營醫療的負擔。我多次建議向私營診所和牙醫診所提供資助，可惜政府或預算案均沒有採納相關意見，我會繼續為業界爭取。資助接種疫苗方面，如果政府利用行政措施限制市民的選擇的話，可能會弄巧反拙。我希望政府留意，不要讓疫苗問題令市民反感。我自己重申，我已經完成接種兩針冠狀病毒病的疫苗，我亦呼籲大家盡快接種。政府在去年防疫抗疫基金申請預留8億元推行可重用的銅芯抗疫口罩，最後耗資2億8,000萬元，至今庫存仍有47萬個。因此，政府在防疫抗疫工作上，必須摒除官僚心態、虛心聆聽專家的意見，以免重蹈覆轍，浪費納稅人和香港人的血汗錢和心機。由2019年9月起至2020年7月31日，葵青地區康健中心共有6,000多名會員，28,000多參與人次，遠低於預期的55,000人次。政府應該盡快檢討康健中心的服務成效，否則多開設幾間康健中心也不會令更多市民受惠，也未必能解決大家所說的核心的醫療問題，我們亦不希望變成另一項醫療"大白象"工程。正如我發言開始時說，冠狀病毒的疫情不但威脅市民的健康，亦會對經濟造成嚴重打擊。特首最近說市民會把與政府無關的事發泄在政府身上，正如這次的疫情一樣，但疫情反覆是否完全與政府無關呢？過去，不止我，還有一些傳染病專家也提醒政府要好像內地、台灣和澳門般果斷地落實防疫抗疫措施，包括做好邊境的檢疫工作和嚴格執行入境的檢疫。但是，政府對於專家的意見是聽一點，不聽一點，導致疫情反反覆覆，間接令本地內部經濟長時間難以恢復，很多行業停擺，長期沒有收入。雖然有"保就業"計劃，但資助金額有限，亦不足以彌補所有開支，導致不少企業支持不住而倒閉，失業率自然上升。政府最近公布的失業率達到7.2%，是自SARS以來最高的，有26萬人失業，就業不足有也15萬多人，而在社會上和議會內都有強大的聲音要求政府援助失業人士。上月18日，在這個會議廳內通過了一項"支援失業及就業不足人士"的議員議案，雖然議案沒有約束力，但反映出社會有很大的共識。可是，預算案沒有回應社會的聲音，也沒有設立失業援助金來幫助受疫情影響而失業的人。預算案提出設立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供失業人士申請，由政府提供總數150億元的信貸保證承擔額。有評論指這項計劃不切實際，未能幫助失業人士，亦有意見認為這項計劃可以是一個選項，但不可以替代失業援助金和其他的救助措施。其實，最直接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市民，是政府直接給予一筆錢，正如去年預算案直接向每名成年市民發放現金1萬元，不知為何今年改為派發電子消費券。我向財政司司長提出預算案的建議時，也有提到過往的經歷，要"派錢"就應該採用較直接的方法，一來可以節省行政費用，因為剛才有議員提到行政費用可以很昂貴；二來可以即時幫助有需要現金周轉的市民。但是，這次金額不但減半，亦改以電子消費券的形式發放，一來會增加行政成本，二來要透過電子平台才能購買東西。可是，政府有否想過有人真的需要這5,000元來買菜、交租或作緊急用途呢？政府說可以選擇透過八達通領取，但八達通不可以用來交租，亦不是每個市民都會到超級市場買菜，原因是基層市民會選擇到街市買較便宜的食物，所以沒有理由迫基層市民到超級市場買較貴的東西。再者，簡單來說，大企業和小商戶使用這些電子消費是大有分別的。所以，政府應想清楚是否要用電子消費來"派錢"。過去一年，除了疫情困擾市民之外，香港的政治和經濟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否可以維持，不少市民都有疑慮。以往香港一直擔當中國內地和世界各地的窗口，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吸引投資和貿易，現在這一切都未必是理所當然。疫情總有過去的一天，政府當局可否重建官民互信及外界對香港自由經濟體的信心，是經濟和社會能否回復元氣的關鍵。如果香港不能夠保持獨特的地位，外資陸續撤離及大批有專業資格的市民移民他國，香港將會變成普通城市，不但繁榮不再，對國家的貢獻亦會減少。

雖然提高的百分率不高，但在金融服務界已引起頗大的迴響。不過，代理主席，我反而認為這是今年預算案一個相當大的亮點，我十分支持。

每次有新股上市，市場便會凍結大量資金去抽新股，例如農夫山泉凍資6,777億元，超額認購1,147倍，當時成為最大凍資王。其後，專營短視頻的快手更厲害，凍資達1.28兆港元，用到"兆"這個單位。上市公司的數目亦由2010年的1,413間增至2020年的2,538間，增幅為80%；上市公司的總市值亦由2010年的21萬億元升至2020年的48萬億元，增幅為129%。再加上多項金融"互聯互通"的計劃相繼實施，新的上市制度為市場帶來很多便利，吸引更多有質素的公司來港上市。香港的股票市場表現真是非常理想，平均每日成交額由2010年的690億元增至去年1,300億元。所以，金融業可說是香港的"拳頭"產品，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有金融界朋友表示，擔心增加股票印花稅會影響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這種說法實在杞人憂天，我們要對自己、對我們的制度有信心。我們有開放、公平的制度，亦具備法治及人才，這些都是股票市場最重要的元素，所以無需因稍為加稅而過於擔心。代理主席，雖然金融業在香港一枝獨秀，但我們同時亦看到失業率在節節上升，工友收入減少。最近，失業率更上升至7.2%，26萬人失業，15萬人就業不足。單一行業暢旺，進一步加劇貧富懸殊。由於熱錢不斷流入，有錢人可以透過買股票，不斷"錢搵錢"，只須按些掣，財富便會增值——當中當然也涉及投資策略——但他們完全不用繳交股票增值稅，令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與此同時，就業市場一般"打工仔"的工資購買力卻不斷萎縮，形成一個強烈對比。因此，"財爺"今次從股票市場入手，稍為提高股票印花稅，為政府增加少許收入，大約有120億元新增稅收，實在是非常合理的——"財爺"剛返回會議廳聽到我的發言，這項措施真是"無得頂"——從資金充裕的市場徵稅，固然是天經地義，亦符合財富再分配的原則。所以，我認為今次增加股票印花稅，實在是一個好開始。我亦鼓勵"財爺"進一步研究貧富懸殊的另一元兇物業炒賣，他也應該適時研究引入物業增值稅。股票交易過往吸引了大量資金流入，但由於資金過分集中於金融、地產及炒賣行業，以致投資在創新科技及其他產業的資金不足。增加股票增值稅有助資金流向更多新經濟、新產業，再加上其他稅務或政策措施，亦有助我們再工業化或其他產業的發展。從公共財政的角度，自從2019年出現"黑暴"，再加上2020年的疫情，各行各業受到嚴重打擊，政府的財政收入亦受到影響。

多年來花費了一大筆錢，但得到甚麼成效呢？

司長也點頭示意支持我的建議。

以"明日大嶼"為例，有內地官員曾問我，整個大灣區的面積是56,000平方公里，我們為何要花那麼多錢，興建面積只有約10平方公里的基建......

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預計赤字超過1,000億元，在這大前提下仍然有"派糖"措施，包括5,000元消費券，1,000元電費補貼及向領取福利人士額外發放半個月津貼，亦有提供貸款計劃等其他措施，我不能說司長做得不好，但卻未能取得滿分。大家都知道，政府在公共財政方面須承擔的其中一種責任，就是財富再分配，從而收窄貧富懸殊。

經濟學人智庫去年就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發表報告，當中香港與巴黎和瑞士並列首位。

租金方面，雖然香港並非位居首位，但也排第三位，每月的住宅租金開支約2,600美元。

鑒於長期貧富不均，社會出現動盪、缺乏和諧氣氛或發展方向，實屬意料之內。一直以來，香港工會聯合會持續關注政府支援弱勢社群的措施，並認為政府有責任善用資源和撥款，以加強對基層的支援及收窄貧富差距。根據在2020年年底發表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本港貧窮率仍達15.8%，超過109萬人生活在貧困之中，而非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在職住戶的貧窮率則達8.1%，貧窮住戶接近15萬個，涉及48萬人。

疫情爆發至今，本港的貧窮情況每況愈下，"越窮越見鬼"，失業率仍未見頂，最新的失業率達7.2%，希望其後會回落。

很可惜，政府在預算案提出的扶貧措施可謂捉襟見肘。"保就業"計劃已結束，曇花一現，"霎眼嬌"。此後，部門唱好並表示未來的就業情況會有改善，但大家都知道就業狀況與疫情掛鈎。事實上，本港的疫情似乎反覆不定，社區內還有源頭不明的隱形帶菌者，大家因而不能放下警惕，回復以往的正常生活。

在疫情之下，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更明顯，更突出，並造成更長遠的影響。

所以，我們建議政府再構思更到位的方法處理問題。另外，預算案再撥款66億元創造31,000個臨時職位。

我希望政府能在收窄貧富懸殊方面再努力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令香港整體社會能夠渡過時艱，捱過疫情，並在將來更平均地分配社會努力累積所得的財富。